主席，我昨天已經把我對於修正案的看法、立場說得很清楚。這裏有兩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是希望把純粹負責送遞的人員豁免在《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之外，因為我們針對及監管的對象只是賣酒的供應商，而不是送遞人員。

第二組修正案是今次討論的關鍵，就是要讓執法人員進入私人住宅搜證。

坦白說，大家知道私人住宅並非《條例草案》規管的對象，現時建議把執法、搜證的權力延伸至私人住宅，第一，這不太公道；第二，這可能會令到《條例草案》失去了焦點。

主席，我無意冒犯，不過我真的不同意這個觀點。

所以，主席，基於上述原因，對於第二組修正案把搜證權力延伸至搜查私人住宅，我不能夠支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和經民聯的同事，基本上也支持《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這《條例草案》的目的相當清晰，旨在修訂《應課稅品條例》及《應課稅品規例》，以達到數個主要目的。第一，禁止以銷售機售賣令人醺醉的酒類；第二，禁止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成年人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以及第三，就售賣或者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施加關於訂明通知及年齡聲明的規定。對於這數個大目的，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不對。正如很多議員所說，香港青少年飲酒情況似乎日趨嚴重，可能這是一股社會風氣，一直漫延至年齡較小的市民。這個現象，我們的確需要關注。對於局長提出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是一些定義上和技術上的修訂，修訂建議其中一個目的是，訂明在業務過程中替售賣或供應方送遞令人醺醉酒類的人，而該人並非受僱於賣方或供應方，以及並無在其他方面牽涉於有關酒類的售賣或供應，則該人不會被視為售賣或供應有關酒類，因而不會受制於新的規管制度。我覺得這項修訂適宜。負責送遞的公司可能根本不知道售賣或供應酒類的具體情況，只是提供一項送遞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送遞公司誤陷法網，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另一項可以說是相當技術性的修訂，以"分發地點"取代"公眾地方"，試圖清楚訂明，督察可行使有關權力的範圍。

我們看不到有這種情況。若你說在法律上想做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這樣我便要引用周浩鼎議員的說法：我們必須考慮相稱性。如果一項意圖良好的條例，被市民視為擾民，我相信最終產生的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因此，我和經民聯同事不會贊成第二組修正案。主席，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當然知道立法工作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有一句我們經常聽到的說話是，"一法立而一弊生"，而這句說話的下半部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為是也。"我們在草擬法例的時候，既要考慮周詳，亦要考慮社會實際情況，希望盡量減少立法後可能產生的流弊。

現在社會進步，銷售形式出現很大變化。

當然，世事無絕對，未成年的青少年也會買酒和飲酒，但我們要想想，據有關修正案的安排，甚麼時候才會出現需要進入住宅搜證的情況呢？

另一方面，如果家中有未成年人飲酒，他們是否犯法呢？

請問交易紀錄代表甚麼呢？

沒有這些資料，即使取得交易紀錄又有何用處呢？

對執法有何好處呢？效果如何呢？在整個立法過程中，民建聯和我皆很審慎、認真和細緻，盡量合乎客觀情況和實際操作給予考慮。

主席，聽畢黃定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和周浩鼎議員剛才的發言，我自己也有些想法。

特區政府如果處理18歲以下的兒童吸煙和飲酒的問題，必須優先從公眾教育着手。

至於第7條，正如剛才多位議員問道，究竟應否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申請手令進入住宅搜證呢？

因為陳恒鑌議員昨天指出，他在光顧大排檔時，店主讓他到毗鄰的店鋪放下金錢，自己拿啤酒，這樣便可避免沒有酒牌的問題。電子支付時代是否已經來臨呢？

有關紀錄可否作為佐證呢？

不過，當立法會審議任何授權某個政府部門或官員進行一件事的法案時，我們是非常審慎的，以防出現濫用的機會。即使修正案獲得通過，政府亦須向法庭申請手令。然而，周浩鼎議員剛才提出數據，指99.99%的申請都會獲批。

我希望特區政府將來或在法例通過後的一段時間內——可能是一兩年——進行檢討，以了解是否有人利用法律漏洞，例如利用微信支付、支付寶或其他支付模式。

黃定光議員經常和我討論商界問題。

凡此種種的變化，是我們今天在議事堂內無法設想的。

當然，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藉此機會了解議員真正關注的問題其實在於市民。我是從一名市民的角度出發，希望特區政府審慎立法。

政府現時提出的修正案是，如果負責運送酒類產品人士並非直接受僱於出售酒類產品的人士或公司，例如速遞公司的員工便無須負責。我當然支持這點，但把刑責擴展至負責運送酒類產品人士上，我覺得在執行上會有困難，希望政府日後能解釋清楚。

是否外賣員也有這種責任呢？

回到我最關心的其中一點，不知道張宇人議員曾否研究過，現時有一種"餐飲美食速遞"的應用程式，購買者可在這程式上選擇附近某公里內的食肆落單。

我的意思不是在下次修例時要同時規管提供"餐飲美食速遞"程式的公司，這是矯枉過正的做法。

除非看到交易過程，或有交易紀錄。其實，如果有交易紀錄，根本可以控告他在住宅無牌賣酒。

在真正運作時，我覺得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們覺得煙包放在衣袋內已足以被警察......支持警察應進行搜身。

可是，為何又要在室內工作間禁煙的條例加入這項規定呢？

上述故事證明了酒精害人，真的不可不防，因為酒精會削弱人的自制能力。我們也曾聽聞無數此等悲劇，正因為酒能亂性，酒後駕駛會導致許多交通意外發生。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主席，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項《條例草案》可以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令更多家長了解到酒精會對青年人造成的禍害......

其實，呼籲青少年不要喝酒與呼籲他們不要吸毒或不要賭博一般，是整個社會、政府、家長和成年人的責任。政府不應單單呼籲青少年不要吸食毒品，亦應呼籲青少年不要喝酒和不要賭博才對。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認為，如果有關個案有需要以搜查令進入住宅搜查，但最終沒有清晰證據顯示有違法活動的話，只會令到事情複雜化，亦正如同事所說，可能會侵犯私隱。我剛才聽到同事說由申請搜查令到進入住宅搜查，有甚麼標準來界定涉案者真的人贓並獲，可作拘捕呢？當中有成年人、未成年人，亦有酒類，如何處理這種互動關係呢？

黃定光議員剛才說，要有甚麼人證和物證，物證是更難找到的，難道不法分子會作紀錄嗎？

我看到局方今次很認真處理這個問題，這是值得給予正能量及點讚的。然而，如果公眾最終無法釋除對這部分的疑慮，恕我難以支持立法會貿然通過這部分的修正案，也沒有實質理據要這樣做。在未來的日子，希望局長除了答應我們會大力宣傳之外，真的會有實質的流程或措施，讓我們知道進入住宅搜證是有收穫的，取得搜查令不會浪費法庭、裁判官的時間，或需要繁多的行政程序，又或進入住宅後卻沒有任何收穫，希望局長回去三思這一點。

政府有責任做好把關工作，但透過業界多年來自願這樣做，我感覺到是有成效的，但成效是否大，則見仁見智。

對於這個觀點，我想局長稍後也可以回應一下。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第一組的修正案，但未看到第二組的修正案有充足理據及清晰數字之前，我與民建聯的同事未必能夠支持。

現在因為要進行酒精管制，不能售賣酒精飲品予18歲以下人士，這個安排其實跟以前的條例有很大的改變。以前這些法例不規管售賣地方，只管制飲用地方，售賣地方是留有空白的，這次政府將條例規管範圍擴展至售賣的過程。

雖然我沒有參加相關的法案委員會，但我翻看有關的文件資料發現，當時很多委員也有不同意見。

我不知道喜歡飲酒的人是否因為這樣而不健康，但我相信張宇人議員一定不同意，他所屬的業界一定要推銷酒，否則會對行業有一定影響。我覺得規管售賣酒精類飲品予18歲以上人士的法例，的確有爭議的地方，但整體來說，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是，過往事實上也有對酒精類飲品的監管，今天只是把監管擴展至售賣的地方，這跟以往政府訂立法例的精神沒有區別。

事實上，社會不斷演變，俗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法例規管，我可以將法例拆解，然後從中營利，又不需要申請牌照。

關於另一部分的修正案，我們的同事已經說了很多，但我也想表達一下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會引起很大爭議。特別是，由原來我們規管有牌照的地方，引申到沒有證據證明有賣酒的住宅，也可以搜查。這是法例精神上一個很大的改變，對我而言，非常難接受。

但同時，我要提醒政府，張宇人議員的建議是對的，我們可以透過"放蛇"來破解這種情況。

如果只是有人舉報，指不斷有人買酒進入該單位，又或不斷有很多青少年進出該單位，是否便可構成申請搜查令入屋搜查的理由？換言之，只要任何家庭藏有酒類產品，便構成懷疑理由之一；而任何家庭有18歲以下青少年，其同學又經常到其家中玩耍，便構成懷疑有酒類買賣的理由之二，是否單憑這兩點便可以？

而且，作為議員，我們要對香港市民負責。

其實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最初沒有討論這項修正案。該修正案的起源是由於我們發覺政府在今次的《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中，沒有對一些遙距售酒或一些並非商業處所，包括酒吧、餐廳以外的一些場所規管。如果確實有一些售酒活動或舉行私人收錢的派對，便會造成這些條例不足的地方。由於政府要堵塞這個漏洞，便在這項新的修正案中，分別提出第一組和第二組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是關於在售酒過程中涉及送遞酒類的員工，譬如他既非受僱於賣方，亦非受僱於供應方，免除其責任，這項免責條款其實也在審議《條例草案》時經過詳細討論，政府作出安排，以保障很多時候根本沒有涉及任何利益的打工階層及人士。最大的爭議點是第二組修正案，即是將來的執法單位，即是衞生署，很可能是衞生署的控煙辦公室或其他執法單位，透過裁判官訂立的條件可以發出搜查令予有關的督察。代理主席，老實說，這個做法跟現時政府很多透過裁判官取得搜查令一樣，並無分別，不過，我聽到很多建制派議員在這項條文上借題發揮。我也留意到局長，我不知道這是局長的問題，還是你的老闆"林鄭"的問題，其中很多發言的是你們執政聯盟的人，或者說得坦白一點，是在你們行政會議裏有一席位的議員。說到底，說得天花亂墜，說如何支持禁止18歲以下售酒之後，他沒有說出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利益。這些建制派議員為何突然人權上身？你知道當時第二十三條立法——自由黨不算數，自由黨是當時......我相信大家都很讚賞田北俊擔任主席時的自由黨，在很多事件之中，包括第二十三條立法，他做了香港人期望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很奇怪，我們覺得出現了有點精神分裂的情況。

售酒業、酒類產品經銷商、代理商、酒吧、餐廳......還有以私人派對的名義，表面上不是商業場所謀生的人，當中涉及數以億元計的利益。因此，局長你要張開眼睛看清楚你的盟友是何許人，談到利益、談到錢，你不要以為行政會議的席位有甚麼了不起，一樣予取予求，這是其中一個例子，我不想舉太多例子。當年政府要定立《不良廣告條例》，要限制健康食品的聲稱時，周梁淑怡一樣在行政會議裏，但最大力反對的便是他們。他們要站出來，完全阻撓法例，無論你怎樣保障公眾，也一定要阻、阻、阻......

話須說回頭，政府在這件事上做得不足夠。局長，或許你和你的同事在整項《條例草案》方面，對公眾的宣傳、對其重要性的解說並不足夠，甚至對法案委員會以外的議員的解說也不足夠，所以才可能造成今天......我不敢估計投票結果，因為眾所周知，通常當政府要推出法案時，執政聯盟，特別在行政會議裏有一席位的政黨，全部都要歸邊支持政府，無論是多麼離譜也可以。至於所謂的反對派——即我們，永遠被視為和政府作對，我覺得千萬不要有這種邏輯，你晚點會看到"現眼報"。我明白這項《條例草案》其實最終、最初或者今次的修正案，是政府希望堵塞一些法例上的漏洞，令到如果出現爭議時，條例賦權衞生署的執法人員，可以透過裁判官取得搜查令。眾所周知，衞生署執法人員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海關，更不是荷槍實彈的人員，一般來說，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害怕被人毆打的人。老實說，控煙辦公室人員不知道多少次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事實上，在現行法例下透過裁判官取得入屋搜查令也不是新的事物，無論現時法例以至港英時代的法例，其實一向均透過裁判官的准許，讓有關人員執行形形色色不同的法例。今次最大的不同便是售酒，售酒跟賣毒品、危險品有極大分別，所以爭議性也比較大，這點我們是明白的。最令我遺憾的，就是《條例草案》中，政府亦抽走一些在法例上比較健全的修訂。邵議員說得很清楚，我亦都很同意，他說應在售酒的地方內，寫明向未成年人售酒是犯法的，違例者會被罰款及監禁。我也在法案委員會內提出，可否在售酒的地方加多一句：未成年人士飲酒會危害健康及影響自身發展。然而，政府有否聆聽？

我知道，主席，我會說回第7條，不過我只是舉例，指出政府有多不堪。在整項《條例草案》中，如何信錯人，主席？它想藉"醫療儀器條例"來監管市場，令更多消費者受保障。這等於現時第7條，希望保障年輕人一樣。它不會成功，因為也是利益問題。建制派、保皇黨滿口仁義道德，但大家也心知肚明，他們怎會說？背後當然有老闆、金主，有很多人叫他們幫忙，這樣會影響業界的，涉及很多錢的，很多億元的，切勿不要觸及這些事，找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否決《條例草案》便最好。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汲取教訓。第一，它做任何事，不要想當然，不要以為有靠得住的盟友，是不會有的，金錢和利益就是最大的盟友，請認清。此其一；第二，做事要勤力一點，因為縱使法案委員會沒有很多委員，但如果它早點出聲，對公眾及立法會其他人士解釋《條例草案》的內容，以及背後的動機；執法會很小心，亦與其他法例可能沒有太大分別，特別是要取得裁判官的同意，符合所定的條件下才發出搜查令。

不過，到了最後一天，才在法案委員會最後階段討論，是很困難的，亦將政府陷入泥漿中。

它以為做少一些，不要健康忠告，他們便會領情。

主席，我現在返回第7條，因為第7條是關乎政府如何訂立兩項修正案，以完善《條例草案》。我認為局長要明白，縱使他的理想有多崇高，禁止向未成年人士售酒方面有多重要，在醫學界內，我相信並無任何爭議。我們反對向18歲以下的年輕人售酒，甚至我認為政府應該舉辦大型活動，宣傳飲酒的禍害，甚於現時的水平。現時水平不足，是因為政府數年前取消紅酒稅等措施，其實是發出一個既矛盾，亦不清晰的信息，結果受害的是政府。

主席，我現在便是說第7條，第7條的修訂影響某些人的收入、"飯碗"，主席，所以他們才這麼緊張，要找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來反對，原本應該是擁護政府的。我覺得擁護政府是建制派、保皇黨的天職。

我們並無任何利益，有甚麼利益？

有關禁止向18歲以下青少年售酒的理據及所有道理，不是很難明白。

因為我聽到郭家麒議員剛才說，我是為了業界的利益才否決這個方案。

我經常說建制派議員做事是實事求是的，正確的會支持，不對的就會反對。從今天討論的《條例草案》就會看得很清楚，縱使有很多建制派議員甚至行政會議成員均表達了意見，但我們稍後會否全都支持政府呢？如果是不對的，我們自然會投反對票，今天的投票結果就會告訴香港市民，建制派是否實事求是。

因此，我對郭家麒議員的議政能力有很大保留，包括他聲稱這是業界的利益，其實有甚麼利益？這裏的業界代表是邵家輝議員和我張宇人，所有便利店和超級市場也是我們的選民。

我希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稍後發言時，可告訴我們更多在衞生健康方面，酒精對我們的健康有甚麼影響，以及為何要如此重視不能賣酒予未滿合法年齡的人，甚至連住所也要搜查呢？因為基本上只是兩個價值的取態，有人認為並非嚴重至要入屋搜查；也有人認為讓未成年的青少年飲酒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潛在危機，也會影響健康，應授權海關人員入住所進行搜查。至於有人認為這樣執法是過度侵犯私隱，問為何可以入屋等私人場所，我對此不敢苟同。

可能現時社會氣氛已有所轉變，在議員而言，不少議員也轉向寬鬆，任由人飲酒；又或認為沒有理由可入屋搜查，這做法似乎備受侵犯。所以，我只想指出其實無須對入屋如此大驚小怪，因為這做法要在取得裁判官的手令才可以。

這是我們的憲制責任，而且也不能抹黑這項法例，說到第二十三條立法是洪水猛獸一樣。我對此要表達我的不滿。再者，主席，我也要回應邵家輝議員剛才的發言，他說當年有人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入屋，其實這些也是想抹黑這項條例的人散播恐懼的手法。其實政府當時的建議是，要取得警司手令才能入屋進行調查，因為如要就嚴重刑事罪行進行調查是沒有可能不入屋，而且也有很多現有法例賦權執法部門這樣做。後來鑒於公眾的關注，政府也把申請手令的權限提升，要極高級的警官批准才能取得手令，確保人權有足夠的保障。我趁此機會作出澄清，並反對一些議員對第二十三條立法作無理的抹黑。

主席，剛才聽到郭家麒議員的發言，我真感到怒火中燒，所以我一定要再次發言。主席，我剛才聽到葉劉淑儀議員發言，其實以第二組修正案來說，即執法人員可進入私人住宅搜證的觀點上，或許我與她有不一樣的觀點，但我十分尊重她。她也是擺事實、講道理，以道理說出觀點，令大家可以進行有水平的辯論和討論。我十分尊重她，而她亦說出自己的想法，解釋她為何相信應這樣做，有甚麼道理back up或支持自己的論點，例如她談到其實有其他法例亦賦予執法人員可透過向裁判法院申領搜查令後，進入私人住宅搜查。有其他條例賦予這樣的權力，這確是事實，據我了解，《個人資料條例》有這安排，甚至我昨天也曾提及，那怕是噪音管制方面，也有相關的安排。噪音方面的處理亦比較特別，因為真有些私人住宅會發出甚為滋擾的噪音，可能基於這個原因和背景，所以法例賦予這種權力。

但是，主席，我剛才聽到郭家麒議員整段發言，為甚麼我會說我怒火中燒？

他說，建制派支持政府，而建制派支持政府的所有事項都是盲目、保皇；當我們不支持政府時，他便說我們是為了這些那些的金錢利益、業界利益等。我想在他的發言中，大家可以聽到，基本上是可用上"老屈"兩個來概括他整段差不多15分鐘發言。

對於立法的過程或立法的原意，我們可予以支持，但在細節上，我們有責任要審閱，看到有問題便說出來，將錯誤的地方告訴政府。

對於這個方向、原則和道理，我們完全明白和同意，郭家麒議員又何需亂扣帽子，胡亂冤枉別人呢？

他正在冒犯我們，我現在也沒有要求他道歉。主席，我希望所有正在電視機旁觀看直播的觀眾能辨清是非黑白。

如果議員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大家可以按道理討論。

我剛才也說，哪怕是葉太可能就這組修正案有關進入私人住宅搜證這部分有不同意見，不要緊，她也是提出觀點和道理讓大家討論，而非像郭家麒議員剛才般，用上那種說法和"老屈"的態度，還要上綱上線。如果議會每天也出現他這種上綱上線，以反對派的形式討論事情，莫說議會如何進步，即使議會想正正經經重回正軌，也會有問題。主席，我再三重申，我們支持整項《條例草案》的主體，對於第一組修正案，我們也支持，因為修正案剔除真正純粹負責送遞或派遞公司負責運送的工人。我認為不應算到他們頭上，應剔除他們的責任。至於第二組修正案，我們反對的理由，剛才已說得很清楚，我們不想讓郭家麒議員再扣我們帽子，指我維護業界利益或金錢利益等。

所以，對於政府現時提出第二組修正案容許執法人員進入私人住宅搜證，我們反對，道理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主席，我終於明白何謂一石激起千重浪。

首先，我要就政府的兩組修正案發言。第一組修正案的相關安排，我們工聯會是支持的。

我記得張宇人議員剛才重提數年前有關醫生註冊的修訂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

不過，如果大家上網翻查紀錄，便可以得知曾經有一名病人向他作出民事訴訟。

所以，我希望今次大家透過辯論，能夠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理據，讓政府汲取今次經驗。其實，政府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應該已經充分聽到委員的意見。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希望，無論第二部分的修正案能否在今天獲得通過，政府也應該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盡快進行檢討。

我想呼籲同事不要動氣。

大家以事論事，繼續討論這項法例，希望條例草案在今天通過之後，不論第二部分的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政府也會盡快進行檢討。

主席，麥美娟議員說她時運高，聽不到郭家麒議員剛才的發言。

對於郭家麒議員剛才無的放矢，甚至胡言亂語的說話，我真的難以接受。主席，我不知道原來香港有"在住宅內賣酒"這麼一個行業。我又不知道在議事廳內有哪位議員代表這個行業，要替他們發聲。但是，郭家麒議員說建制派同事為了利益而反對《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有數方面是不正確的。第一，建制派同事，亦包括我均發言支持《條例草案》，反對的是第二組修正案，有關容許督察在住宅內搜證的部分。

再者，如果真的出現在住宅內犯罪的情況，現行的機制也絕對有辦法讓警方執法，警方亦可以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所以，我們對於第二組修正案的意見已表達得相當清晰，亦絕不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不過，郭家麒議員今天的發言很奇怪地與他平時的發言全然不同，他十分體諒亦相信政府，清楚指出即使通過《條例草案》，政府在執法的時候也會很小心。將來如果在其他法案進行立法工作的時候，郭家麒議員及其同僚也能用這種正面的態度來對待政府及執法人員，我相信會是市民之福。然而，我相信他剛才所說的話，只是為了詆毀我們而說，我對此不會太認真，亦不相信他真的信納政府會謹慎執法。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剛才在辦公室聽到很多我方的議員，包括周浩鼎議員感到非常憤慨，我想大家均知道，我們在議會內議事論事，不會無中生有或不講道理，這是作為議員的最基本原則。特別是，以我的認知，在香港擔任醫生，其責任是醫治病人的身體，但醫治病人不代表就可以傷害香港人的感情。

在大會討論《條例草案》之前，民建聯的議員亦三番四次開會，研究我們應否接受《條例草案》的一些建議，我們之前甚至與政府開會，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研究這樣做對香港人孰好孰壞。所以，郭家麒議員說為了利益的確沒有錯，這一點十分正確，不過缺少了數個字，是"香港人的"利益。

大家均知道，要授權政府人員進入住宅物業搜查，這是每家每戶均非常緊張的事情，大家聽到政府有權入屋搜查，必定會豎起耳朵聆聽究竟對他們會有多大影響。當然，如果政府做了一件事，是社會上每個人也認為十分重要、十分迫切而大家又接受的話，這便是好政策。但是，主席，我們在這件事上留意到一種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政府可能太早提出這措施，而授權帶來的影響實在太多，這正是民建聯，特別是周浩鼎議員所說，政策建議究竟與問題的嚴重性是否相稱。所以，就這一點，我們存有非常大的質疑。

然而，主席，我也是一位律師，大家均知道向裁判法院申請搜查令有甚麼程序，要了解這程序，才可知道這是否一個有效機制，防止出現一些市民不希望看到的情況。首先，申請搜查令的程序是單方面申請的，政府有關執法部門或有關當局收到線報、投訴資料後，認為有人在住宅物業違反相關香港法例，就可以到法院作出申請，這是單方面的申請。

所以，裁判官處理申請的時候，只能夠聽到單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通常也是千篇一律，說收到的資料、情報顯示，有人在某個住宅物業犯法，就是這樣。主席，如果你是裁判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究竟你覺得應否批准搜查令申請，讓有關當局作出調查呢？

就是這原因，如果我們看到政府部門過去申請搜查令的成功率有多高，大家便知道是否真的如政府所說，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可以監察申請搜查令的程序，令市民不會擔心。

我問過有關當局，督察入屋後最有可能看到的是酒，看到有酒擺放在住宅物業內；第二，可能看到數名青少年。

政府當局不認同，它會視乎有否售賣紀錄，甚至會取走電腦，看看售賣紀錄。

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會否以信用卡買酒？電腦會有甚麼紀錄？

直到今天為止，政府當局未能說服我這個機制能夠達致這個目的，我們只是令法例看起來更完善，因為我們處理了非住宅的情況，如果不把住宅包括在內，總覺得不夠完整。

如果我支持這項修正案，我會欠香港市民一個交代。因此，主席，就着這一點，我認為政府當局作回應時，必須說服立法會議員，為何這項修正案值得我們支持，這一點非常重要。

主席，我唸公共政策時記得教授說過，如果我們想研究一項公共政策，首先要看看這是否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是否值得以公共政策來解決問題。

但是，主席，我可以在此刻告訴局長，就着這一點，民建聯直至此刻仍未被說服，希望局長能就這一點多作回應。

《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第7條的擬議修訂旨在規管在業務過程中出售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

主席，郭家麒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覺得他是"窮得只剩下政治"的投機分子。

對於讓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只是有限度執業——以紓緩香港的醫療人手不足，他也不願意。我和其他議員觀察所得，是如果《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獲得通過，他的切身利益會受最大影響。

警察要獲得搜查令才能進入屋內搜查，他們可使用適當武力，亦預期會有突發情況發生。

我們只是授權他們進入屋內，但卻沒有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

他們只會徒勞無功。

由此可見，我們根本無意"拉布"。

第一組修正案似乎很多議員都覺得是合適和合理，亦是值得支持的。有議員亦提出，希望我們日後可以先在法案委員會內認真討論或解釋清楚，才在這裏再討論。我想重申，有關修正案在法案委員會已有詳細審議。我亦在這裏多謝主席姚思榮議員和其他法案委員會的議員，給予我們很多意見。

在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後，有議員質疑應否容許督察進入住宅執法。

內務委員會亦支持政府提交這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我很快地說一說，飲酒會對健康構成即時和長遠的影響，這一點早前已有很多議員提及。當然，不同人飲酒的模式和飲酒量會有不同，但是過量攝取酒精會壓抑大腦功能，有急性酒精中毒和致命的可能。世界衞生組織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已將酒精列為第一類致癌物，這些都是酒精整體的禍害。為何我們那麼緊張青少年呢？酒精對青少年當然有不良的影響，對自身身體和社會都會造成影響，無論是對個人，或者導致疾病、意外、身體的傷害等，都有影響。如果未成年人士飲用酒精，因為他們的腦部正在發展，相比成年人，酒精對他們更容易造成一些生理、心理或社交上的負面影響，這些大家都清楚。我們有一些數字，醫院管理局在過去5年錄得酗酒問題的求診新症中，在差不多50%至70%個案中第一次飲酒年齡為18歲以下，而第一次飲酒年齡為16歲或以下人士的個案有40%至60%，這問題不容我們不去處理。

所以，這顯示修訂法例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明文規定的話，督察便無權向法庭申請搜查令，進入住宅執法，造成法例中一個明顯的漏洞。有議員，例如陳恒鑌議員關心，如果家裏有酒又有小朋友會怎樣呢？

我們明白周議員提出相稱性和必要性的問題，陳志全議員亦有提及過這方面。

不過，律政司和我們同事已充分考慮這方面的問題，也覺得現時的條文合適，而我們在整項法案修訂裏面，亦已作出了平衡。條例的目的是禁止在業務過程中——我重申：業務過程是重要的，即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執法——根據證據或合理懷疑，有人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成年人提供或售賣令人醺醉的酒類。

其實這種情況，往往在審議不同法例時都會出現，我們最主要視乎問題的重要性，盡量作出適當平衡：一方面，希望保持法例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亦了解到它們帶來的不同影響。

事實上，我們的重點都會集中在街上或零售點中賣酒的店鋪，如果他們售賣給18歲以下人士就會違規，這個方向一定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授權督察在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在住宅干犯條例第5部的罪行時，才會向法庭申請搜查令進入住宅，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有人會利用住宅物業賣酒或供應令人醺醉酒類的業務，給予未成年人。我再重申，這是針對在業務過程中的行為，這權力並且會在有需要時才會行使，而非大家可能誤會了督察可以隨意進入住宅搜查。

所以，這些制衡措施能夠平衡督察調查在《條例草案》下新訂的罪行的權力和保障住宅個人私隱的需要。

而其他法例，例如《噪音管制條例》、《廢物處置條例》、《中醫藥條例》、《個人資料條例》及《電影檢查條例》等，都有有類似條文。立法必需有前瞻性，所以，在《條例草案》的修正案下，我們已將住宅排除在一般督察可以在合理時間內調查的分發點之外，所以，剛才我們所提及的問題，都已經得到平衡。正如何俊賢議員提到，政府只會在有充足理據下，才會向法庭申請搜查令，而法庭亦只會在信納有關合理懷疑下才會批准。我也想用一點時間談一談執法，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是重要的，並希望我們多談一些。

很感謝多位議員提出一些可能發生的情況，豐富了我們在制訂指引時的考慮。衞生署督察當然會考慮不同情況，但不法分子的手法層出不窮，所以，我們會盡力考慮所有不同情況，訂定實質而有效的措施。

當衞生署接獲有人涉嫌在住宅賣酒給未成年人或這方面的的投訴，我們會向投訴人錄取口供，而督察亦會再搜查證據，例如在網上搜尋相關的資料，包括廣告等。督察只會在有足夠證據下，才會向裁判官申請搜查令，進入住宅執法。裁判官在審核有關申請時，亦會確保有足夠證據才會批出搜查令。裁判官一般的考慮，包括是否有足夠證據，相關法例是否已被干犯，以及作為證據的物品是否足以用來佐證有關的罪行等。

衞生署轄下會成立一個控酒執法及宣傳組。

此外，我們也會設立一些後勤隊伍，支援包括檢控和行政工作，並展開宣傳教育。

這情況更突顯我們需要賦予督察一些權力，讓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向法庭申請授權進入住宅進行巡查及搜證的工作。不法分子亦有可能以住宅作為網上向未成年人售賣酒類飲品的地點，故此在有合理懷疑而又獲法庭授權的情況下，督察是要進入住宅進行搜證工作。這也回應了有議員擔心，對付遙距分發在執法及搜證上的困難。

我們的目的是禁止在業務過程中，向未成年人售賣令人醺醉的酒類，因此希望張議員和邵議員不需要擔心。

我們認為這做法能平衡偵察和調查第5部所訂罪行及保障住宅內個人私隱的需要，以及減輕大家的擔心。此賦權我們認為是相稱和有必要的。我們會在草擬執法守則的時候，就何謂"合理懷疑"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我們在草擬修正案的時候，亦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以確定我們在這方面的想法。最後邵家輝議員亦提及，擔心前線人員和顧客會有爭執。在法例開始實施後，賣酒地方必須展示一個告示，寫明不可以賣酒給未成年人士的規定，希望以此提醒雙方有關法例的要求。衞生署亦會就此為業界制訂指引和加強宣傳教育。最後，大家非常關心和促請衞生署多做一些宣傳教育和公眾教育。我亦想和大家談談，一方面，我們現時正進行不少關於酒害或青少年的教育。但是，隨着法例生效，我們亦會大力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活動。

其他項目大部分亦已展開工作，有些已經達標，例如一些針對年輕人的措施和健康教育的工作等。

最後，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們兩部分的修正案，我們也會盡力去處理議員所提出的關注點。

由於局長要求將兩組修正案分開表決，現在先表決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

由於議題未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經修正的第7條。
由於較早前局長就第7條動議的第一組修正案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7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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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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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感謝局長剛才很詳細的發言答辯，我很用心聆聽她的發言。她許下了一些承諾，應對我們在這次會議較早時提出的一些訴求，例如陳恒鑌議員提及的執法人員人手和執法細節安排等。這些都與街道店鋪方面的巡查有關，她都有回應。然而，我想借這個機會說一說，我們剛才看到局方修正案的第二部分，即有關進入私人住宅搜證的權力這部分，最終被議會否決。希望局長明白，我們早前提出來的理由是，我們認為這點與罪行沒有相稱性，即不應將權力延伸至進入私人住宅進行蒐證，因為這不涉及很嚴重的罪行。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們真的害怕條例實施後，出現有人嘗試利用私人住宅非法賣酒類給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行為，甚至屆時如果真的看到有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到一種程度，以致我們有需要再作檢視和安排，我當然希望你再來立法會跟我們討論。

主席，明白，我將要說回正題。

我們再三重申，主體法例是希望能夠進一步保護18歲以下的青少年，不要讓他們養成嗜酒習慣。我們希望透過條例草案的立法，禁止賣酒給18以下青少年。但是，正如我在二讀，甚至更早的階段提出，我們主要針對的是，街上店鋪。

主席，我謹以《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並匯報委員會的工作重點。

《條例草案》並訂明負責持牌水喉匠和督導人員等就指明水管工程承擔的責任。

委員對《條例草案》所載建議的其中一個關注重點，是水喉技工的法律責任及法定免責辯護條文。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現行第144條，任何人違反《水務設施條例》第143條有關建造或安裝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的規定，即屬犯罪。《條例草案》建議增訂新的第145條作為法定免責辯護條文，訂明如被控干犯《水務設施條例》擬議第144b條所訂罪行的人可證明本身相信進行該項水管工程不會違反第143條的規定，而他相信該情況屬合理之舉，即為免責辯護。部分委員認為，該項新訂免責辯護條文的草擬方式，不能有效地釋除水喉技工的疑慮，因為水喉技工如違反《水務設施條例》第143條，實際上將難以證明其本人相信進行相關水管工程不會違反該條規定是屬合理之舉。這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修正《條例草案》，以訂明如發現水管工程項目不符合規定，除非工人進行有關工程時故意不遵從其指導人的指示，否則他們不會被檢控。因應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會就《水務設施條例》擬議第144條提出修正案，以訂明某些水喉技工和工人只會在明知而違反第143條的情況下，才須負上法律責任。委員的另一個關注重點，是就違反規定提出檢控的時限。《條例草案》建議，任何《水務設施條例》提出的檢控，可於水務監督發現或知悉罪行當天後的6個月內提出，但卻未有訂出就違反規定日期起計的檢控時限。這條文實際上意味着，若水管系統在安裝一段長時間後才被發現不符合規定，持牌水喉匠仍須就相關情況負上法律責任。委員及業界有意見認為，由於水喉匠安裝水管後，可能會因曾有其他人更改水管而造成違規情況，故這條文對水喉從業員並不公平。政府當局接納委員及業界的意見，並提出修正案，以訂明就違反《水務設施條例》第143條有關水管工程的規定而提出的檢控，不得在有關日期後的6年後提出。《條例草案》訂明，非指定人士可進行水務監督認為是性質輕微的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的更改或修理工作。委員關注政府當局如何令業界及市民大眾知悉當局就"屬性質輕微的工作"一詞所作的定義。政府當局表示，水務署一直是以通函的形式通知持牌水喉匠，並在署方的網站公布有關"屬性質輕微的工作"的一般原則及例子。政府當局認為現行做法具靈活性，並且一直行之有效。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以法律條文清楚列明"屬性質輕微的工作"的定義。就此，政府當局接納委員的建議，並提出修正案，以界定相關工作，如會影響供水系統的效率及水質，則不得視為屬性質輕微。在條例的實施方面，為協助水喉從業員了解經修訂的《水務設施條例》下他們的角色和責任，以免誤墮法網，委員曾研究當局將會刊印以供公眾及業界參考的指引草稿。政府當局亦表示，當局會與相關工會協作，藉舉辦簡介會及印製單張，推行有關法例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在商議過程中，委員曾研究為水喉從業員長遠事業發展而設的持續進修課程。政府當局表示，發展局一直與建造業議會及職業訓練局合作，為水喉從業員籌辦持續進修課程，並會繼續致力提升他們的相關技能和知識。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代理主席，本港現有的水務規管和監察制度，以及水務監督和水務署的權力和責任，均受《水務設施條例》及《水務設施規例》規管。

此外，藉着改變檢控時限，令水務監督可透過有效執法，進一步提升供水系統的質量保證。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6次會議，除了與政府當局商議外，亦聽取了一些團體代表的意見。政府當局亦因應委員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就多項條文所提出的問題和建議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亦不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這顯示社會各界對相關議題已有基本共識。代理主席，當局原先於《條例草案》第1條建議，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新法例將自發展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實施。不過，根據政府當局將會提出的修正案，《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將在刊憲當日實施。由於《條例草案》主要反映現行行業的作業情況，故應該盡快實施，以改善現時水喉技工不符合《水務設施條例》的情況。因此，我認為安排新法例於刊憲當天生效的做法恰當。話雖如此，政府當局應確保在《條例草案》實施前已發出清晰指引，令相關人士了解有關《條例草案》的要求，採取相應行動以作出配合。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水務設施條例》及《水務設施規例》提出的修訂，日後會按相關事宜的重要性及在諮詢各持份者後分階段進行。代理主席，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我曾指出，政府當局把培訓規定列為工人就註冊續期時須符合的先決條件或許並不切實可行，但長遠而言，政府當局必須繼續提升水喉從業員的技能和知識。事實上，我曾於不同場合多次向當局進言：鑒於社會強烈要求加強對水務工程及食水安全的規管，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培訓各級水務專業人才，建立完善的持續進修階梯，為水務工程業界及相關工務專業職系培育更多專才。平心而論，在發生2015年食水含鉛超標事件後，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一直積極跟進和落實多項改善措施，去年9月，更推出了"提升香港食水安全行動計劃"，務求多管齊下，進一步保障香港食水品質，包括檢討香港食水安全規管制度，《條例草案》即為相關工作的一部分，亦是重要的一環，實在值得支持。正所謂"民生無小事"，食水安全及衞生是民生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在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交就2017-2018年度施政報告所作建議時亦重點指出，當局應針對鉛水事件的源頭及成因，對症下藥，完善現行條例及各項配套機制，以加強水質安全檢測及規管，並增撥資源，加強培訓各級水務專業人才，協助業界推動認可專業水務工程師資格，以確保香港的食水質素符合標準，增加市民對食水安全的信心。基於上述考慮，我懇請議員同事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兩年半前發生鉛水風暴，有11個公共屋邨發現食水含鉛超標，當中涉及29,000多個單位和家庭。鉛水風暴捲走了香港人一直以來認為香港食水是優質和安全的認知。風暴過後，帶來的影響是我們要重新建立一套監管食水安全的系統，從水源到家裏的水龍頭，都可以保障食水安全，令市民飲用的，都是真正優質、無毒害的食水。較早前，立法會通過了一項相關附屬法例，即《2017年水務設施規例》，更新了消防供水系統及內部供水系統的水管物料和部件的標準，減低因為水管和供水部件標準落後，或者品質差劣而污染食水的機會。今天我們要通過的是《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是要修正原來條例與現實操作不符合的漏洞。

雖然法例一直有這樣的用語，限制甚麼人才可以進行這些工程。

現在我們辯論的是《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我是相關法案委員會副主席，並一直跟政府進行商議。

我相信議員和公眾都容易明白，為甚麼我們需要做這工作。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進行了很多討論，主要圍繞持牌水喉匠和水喉技工相關的刑責問題，應該如何處理。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公聽會，我們聽到一些代表的意見，以及水喉業界提出的一些關注。我們知道，政府最後聽取了部分意見，從善如流，加入一些免責條款。我覺得這是合理，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要合理地處理工人的相關刑責。所以，加入這項免責條款，我們覺得可以接受。但是，民主黨特別關心，工人如要依法進行水喉工程，避免觸犯有關法例，他們需要得到足夠的訓練，以及要有足夠的認知。

這樣有助他們，妥善進行水喉建造工程和好好履行相關責任，避免觸犯法例，並保障食水安全和市民健康。

水務署表示，持牌水喉匠對該計劃反應正面，並不抗拒參與持續進修。但是，這些進修目前仍然是自願性質，我多次向水務署和發展局官員表明，初期以自願性質推出持續進修計劃，我覺得可以接受。但亦應該盡快改為推行強制性持續進修課程。民主黨希望水務署跟水喉匠牌照諮詢委員會商討，協作業界訂立機制，規定持牌水喉匠及水喉工人續牌時修讀強制性進修課程。這部分是必須的，不單持牌水喉匠需要相關的知識及技術培訓，我們剛才提及的各類指定水喉工人，其實也需要相關的知識及培訓，否則胡里胡塗進行工程而觸犯法例，對水喉工人及市民大眾也不公平。

我相信持牌水喉匠沒有接觸到相關知識，水務署亦沒有為意這些情況，發展局對這些更不知情。

即使多麼完善的法例，也未必能夠真的保障食水安全。大家胡里胡塗的不按照標準及說明書做事，亦不留意國際監管水務標準提出的指引。政府因為鉛水事件而特別留意焊料含鉛，但過去沒有留意如何使用助焊膏、松香膏也是一個問題。

對工人來說，他們應該得到足夠的保護。如果因不知情犯法而要到法庭辯解，雖然有抗辯的理由，解釋是不知情而不是刻意犯罪，可能可以脫身。但是，在保障工人及食水安全的前提之下，我認為強制進修是必須的。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時候，我曾多次質疑為何《條例草案》只處理持牌水喉匠及相關指定水喉工人的刑責問題？在整個水喉工程建造的流程裏，這些指定人士往往只是執行者，特別是一些大型建築物的水務工程及設計，根本不是由持牌水喉匠或水喉匠設計或操作，而是由水喉匠以外的其他專業人士，特別是屋宇裝備工程師等專業人士負責，與持牌水喉匠及水喉工人無關。所以，在保障食水安全的時候不能夠只規管水喉工人及持牌水喉匠，必須同時正視其他水務工程持份者，包括發展商、總承建商、水喉工程承建商、水喉物料供應商、建築師、屋宇裝備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以及其他認可人士的法律責任問題。然而，《條例草案》目前完全沒有觸及這些專業人士，只針對工人，我覺得對工人、前線操作人員絕不公平。

事實上，有關問題不單涉及水喉工人，還涉及相關專業人士。如果只規管工人而不規管相關的專業人士，其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錯誤教導水喉工人如何使用松香膏的是專業人士，他們又是否需要負上相關刑責呢？

《條例草案》是跟進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更新技術規定和水管物料的標準。在新的標準下，相信能更有效保障提供給市民的自來水水質。為了有效監管供水系統的建造、安裝、保養和維修，無可避免地觸及前線員工，如水喉匠和工人的責任。儘管政府強調《條例草案》並非旨在就水務工程對工人施加任何額外的法律責任，但第14條及第15條列明對進行水務工程人員的限制，很可能成為水喉匠和工友誤墮法網的陷阱。我很高興政府明白法案委員會的關注，願意修訂《條例草案》，清晰相關的免責條文，加強對工友的保障。我希望在《條例草案》落實一段時間後，政府可以向本會提交報告，讓本會知悉落實有關規定的情況，特別是有否工友因而誤墮法網，打工而負上刑責。此外，水務署亦要檢討現時水喉從業員的相關指引，廣為宣傳，提醒修訂後的《水務設施條例》的相關責任。代理主席，要提高本港水務設施的建造、安裝和保養水平，加強培訓是必須的工作。現時，水喉匠的牌照名義上是1年期，但仍有5年緩衝期，讓持牌水喉匠保留牌照，不會失去水喉匠的資格。水喉匠的續牌事宜與《條例草案》沒有直接關係，但如何提供誘因，讓水喉匠能及時提升技能，保障市民供水系統的安全可靠，政府不應只靠監管，在培訓與業界技術提升方面，政府仍有大量工作可做。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對《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早前發生的公屋鉛水事件令社會各界十分關注食水安全問題，所以我們十分歡迎政府在事件發生後適時對《水務設施條例》作出修訂，讓我們有機會透過監管能夠參與及指導水管工程的人士，達到保障食水安全的目的。根據政府最新的修訂建議，除現行持牌水喉匠和水務監督授權的公職人員外，也會讓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工獲指定為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並准許其他人士在持牌水喉匠和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工的指示和督導下進行水管工程。

我相信政府及各界在過程中也有充分溝通。我特別記得，最初當政府提出有關修訂時，不少水喉匠團體相當擔心，因為其他一般工人未必能夠一如熟練技工或非熟練技工般受過專業訓練和考核，因此在施工過程中可能會使用有害物料或錯誤方式，因而損害用水者的安全。

因此，在新修訂下，可能導致鉛水事件發生的步驟，包括水管物料及水管焊接方式的選擇，都會交由擁有專業經驗和知識的持牌水喉匠、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工經手和決定，避免普通工人因經驗不足而對食水安全造成影響的可能。此外，政府亦指出，讓熟練技工及半熟練技工擔任指導人士，可以協助他們獲得更多工作經驗，有助他們的技藝增加及未來晉升，並提到容許合資格人士在未有特定資格人士的協助下進行工程，是過去數十年間一直存在於水喉業界的行業模式，業界基本上一直採取這模式，只是過往沒有清晰界定，現在是把做法正規化，加入監管和限制，因此與業界達成最終共識。

當然，如要真正杜絕鉛水事件，只從進行工程人士方面入手明顯是不足夠的，我相信政府也清楚這點，所以政府亦並非單以這次修訂作為鉛水事件的跟進。

水管物料的安全無疑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一旦材料出現有害成分，便會危害市民健康。我們很高興看到政府就消防供水系統及內部供水系統等水管物料和部件的最新技術和標準向立法會提出修正案，有關修正案亦已交由相關委員會討論。我希望接下來可以盡快完成審議，多管齊下就食水安全進行工作。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此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就相關修訂完成討論，早日禁止使用不合標準的水管物料，並同時考慮立法監管水管材料供應商，並處罰提供違例水管材料的供應商，藉此為市民的食水安全提供更佳保障。

不過，我希望在完成對《條例草案》的修訂後，政府可想清楚應在整個系統的哪個部分增加及精簡步驟。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源起是2015年暑假爆發的鉛水風波，當時事件一度發酵，出現了不少情況，甚至一些比較極端的事件，包括有政府官員落區時被人強迫飲用含鉛食水。事件有一點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由公屋發展至私人樓宇，居民無不人心惶惶。事情被揭發後，我們作為不同地區的區議員，當然有責任共同跟進。

這些地區的區議員均是我的友好，所以我也比較了解有關的情況，知道區內居民由初期的不太恐慌，發展至越來越感到惶恐，尤其是聽到兒科醫生說飲用含鉛食水會影響懷孕婦女及小孩子，大家也就不得不正視。我相信今次就《水務設施條例》作出的修訂，顯然是來得太遲，但香港政府往往是如此行事，我們也明白當局要摸着石頭過河，當有事情發生時才檢討制度。

社會的要求越來越高，但不知為何，當年在可能未了解本身的水質控制情況之下，當局就香港的食水含鉛標準訂定了很高的要求。

事發之初，政府曾把責任推向前線水喉匠，以致有水喉匠高調訴苦，指問題與他們無關，這亦導致我們在檢視《條例草案》的規定時，必須研究如何可對各方持份者公道。記得當日我曾指出，政府官員表示是按程序辦事，即使發生事故也屬程序問題，個別涉事官員及公務員很容易便可脫身，而且政府很多時均把責任推到水喉匠和承建商身上。當然，比起前線水喉匠，我認為承建商須負上更大責任，但在有關程序、制度甚至條例於41年間從未修訂的情況下，當局可以如何追究？事實上，我們也明白水喉匠"手停口停"，我本身也有很多從事這行業的長輩，所以也明白水喉匠如既要符合現行法例的要求，又要接受培訓，這對尤其是聘有工人的外判水喉匠而言，實在是無從兼顧。不過，現今社會進步，建造業界亦不斷要求有更好的工資、福利、制度，使他們在接受培訓時不會因被視作沒有上班而沒有收入。

問題可能需要跨部門負責，不只關乎水務署，因為水務署固然有責任，但政府內由誰監管水務署？

不過，受害的家庭、小孩子、孕婦又如何？

局長在今屆政府才接手處理這問題，如果他願意負責，我相信所有受影響的公共屋邨居民均會心存感激，銘記心中，而這亦會是他任內的一大政績。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香港工會聯合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和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等代表曾多次聯同商會與政府會面，而有關工會代表亦再另行與政府進行數次會面，仔細就《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進行討論。

在與我們多次溝通後，政府作出了一些修訂。對於政府在聽取工會和工友的意見後作出相關修訂，我們表示歡迎，亦希望政府日後在制定任何關於《水務設施條例》的其他條文時，也能聆聽前線工友的意見。《條例草案》的主體內容，是有關容許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下註冊的指定工種的註冊技工及在持牌水喉匠或相關技工指導下的一般工人，可以合法地進行喉管工程，從而肯定有關的建造業工人對喉管行業的貢獻。

但是，我們也關注到，現行的《水務設施條例》仍未有就承建商及一些相關專業人士的責任作出界定。我們一直擔心工人因而須承擔承建商、專業人士或其僱主的責任，因此特別就工人在工程被發現違規時的刑責問題多次與政府進行磋商。

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修正案時，我會進一步解釋為何我們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總括而言，就政府今次擬備的《條例草案》，雖然審議所需時間較預期的長，但我們樂見政府願意多花時間與工人溝通，並且吸納工會和工人的意見以完善《條例草案》，既讓工人安心，亦令修正案獲得工會支持。如《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在我們的支持下獲立法會通過，便能確立註冊工人合法施工的角色，並有助保障安全食水的供應。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要求不同工種的工人每次為工人註冊證續期時，應接受相關培訓及修讀有關食水安全的課程。

此外，除喉管行業外，我們知道建造業的其他行業亦面對工人老齡化的問題，現時建造業工人平均年齡已達50歲以上。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

我希望政府能夠透過今次的修訂，確保香港人可以有安全及優質的食水。

食水是每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特別是最近天氣乾燥，人們頻頻喝水——代理主席也在喝水。

很幸運地，特別是某些地區的鉛水問題獲得解決後，過了一段時間，小朋友再接受檢查而發覺沒有問題。

我相信大家心中明白，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多時間。既然如此，為何當局不培訓更多人來解決這問題呢？據我所知，假如現時我們要申領水喉匠牌照，必須具備職業訓練局頒發的水喉全科技工證書，更要求香港水務設施課程證書或同等資格，同時最低限度要具有4年相關工作經驗。有行內老師傅說，要成為一名水喉匠真的好像考狀元般，更要文武雙全，因為除了考水務知識的筆試，還要了解整套申請供水的流程，甚至要畫出一座大廈整個供水系統各方面的圖示，不單要懂得畫圖、安裝等，還要懂得燒焊、接駁銅喉、屈曲膠喉等工作。

因為有關修訂是，日後的工程由水喉匠監督便可以進行，不過負責的技工當然亦需要申領特定牌照。

有了這項規定，我相信除了鉛水問題外，在一些舊區內的舊樓或"劏房"內加建廁所或改建所出現的種種問題，都有機會減少。

由此可見，這類不可能發生的事都會發生，很明顯，是有一些根本不合資格或沒有受過正統訓練的人造成的錯誤。

現在將情況套用於水喉匠身上，日後是否只要持牌水喉匠簽署呢？

如果發生事故，並非只有水喉匠負責，而是負責工程的技工也要負責，因為他有參與工程，不應將所有責任推到水喉匠身上。

現時有很多單位開始老化，需要全屋更換水喉，如果駁錯喉管，情況便會很嚴重。但是，為一些單位裝修，從來沒有人會聘請一名合資格的水喉匠進行工程，因為很昂貴。一般裝修公司、裝修師傅不會為客戶這樣做。

至於整幢樓宇的工程，則由中級水喉匠負責；而一些大工程，才由最高級、資歷最豐富的水喉匠負責。

所以，我認為，當局未來應考慮不單是水喉匠簽署並負責，而是再加上在現場施工的技工一同簽署。我認為這樣更可以保障市民的食水安全，而施工者亦要承擔其責任。

代理主席，民建聯支持《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我發言是希望局長能再次聽到，我們過往在地區上接獲不少市民對《水務設施條例》所發表的意見。代理主席，我相信你、我和全港市民均記得，從2015年7月起，香港部分公共屋邨、居屋、私人屋苑和教育機構，均被揭發食水含鉛量超標的事件。當時人心惶惶、民心浮動，同時，我批評政府是陣腳大亂。食水含鉛超標反映出的根本問題是，政府現行的水務設施與整體食水供應系統，包括食水供應系統內的安裝工程監督、食水供應內的物料審批、監控和審查、施工及竣工期間的監控食水管物料及食水水質等技術的標準和監管制度，均存在很大漏洞。幸好，經此慘痛一役後，政府彷彿如夢初醒，這總好過一直也不醒。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內提出，政府會全力跟進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多項建議，以及為保障食水安全制訂整全計劃，提出修訂《水務設施條例》及其規例的建議，當中包括檢視所有參與內部供水系統的設計和建造人士的角色和責任——最重要的是責任，以及其相關註冊的制度。我亦知道政府在加強內部供水系統的物料監控方面參照海外經驗，推行適用於香港的"水安全計劃"。水務署亦修例以釐清持牌水喉匠及水喉工人的職責、技術規定及水管物料標準；審視有關牌照及註冊架構，以及發展商和承辦商本身各自的職能，擬定《條例草案》後提交立法會審議。作為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必須告知政府當局，對政府如何落實這些建議，透過《條例草案》清楚界定負責進行水管系統建造等人士，包括坊間經常說的持牌水喉匠及工人的角色、參與程度和責任。代理主席，我們同意有關修訂，這些修訂能規定更符合政策的意願，亦更符合業界一直以來的作業模式。我想做過水喉工程的市民和朋友也知道，水喉匠真的很難聘請。如果水管系統工程只可由持牌水喉匠親自進行的話，持牌水喉匠的勞動力需求一定會很多，最後會出現遠超於現時人手安排的供應，更遑論水管系統工程的成本會因為只可以聘請持牌水喉匠進行而有所增加。長遠而言，有關規定更可在不會降低工程質素的情況下，為水喉業界提供額外勞動力，故此我認為有利於行業發展。代理主席，其他修訂包括加入相關罪行及法定免責辯護條文，賦予水務監督在無需取得同意或手令的情況下進入處所的權力，以確定水管系統的建造是否由指定人士進行，我認為這項修訂亦非常理想，同時亦修訂檢控時限等，可借這個機會理順整體法例的灰色地帶，所以我是表示同意的。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知道我們有部分同事提出林林總總的不同憂慮，包括市民和業界的憂慮，我樂見政府真的作出回應，對水務工程的監督和對業界的保障之間取得平衡，亦可解釋大部分市民提出的疑慮。為讓水喉從業員更好地了解《條例草案》，避免誤墮法網，我建議政府應就條例內容提供具體指引——我不知道現時有沒有這方面的指引，但我認為必須提供具體指引，以加強教育和宣傳。我在我上次的辯論發言的內容，已多番提醒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因為我覺得政府有時候會好心做壞事，有很多事情未能說得清楚，令人產生很多誤解，所以我再次提醒發展局局長，拜託他加強教育和宣傳。代理主席，我關心《條例草案》之餘，我認為我最關心的是全港市民共同關注的食水安全問題。落實《條例草案》，只可以改善食水安全的其中一些建議，但我認為如要保證食水安全，政府仍須作出多方努力。無可否認，在2015年發生食水含鉛超標事件後，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均全力跟進。我參與地區事務時亦能深深感受到個別部門的分工確實做得不錯，亦提出很多改善措施。除上述提出修訂《水務設施條例》及其規例的建議外，政府在去年9月21日亦推出提升香港食水安全行動計劃的活動。行動計劃包括優化現行水質監測計劃，每年以隨機方式收集用戶水龍頭的食水樣本進行測試，加強水管物料的監管——這些都是好事，以及加強新建水管裝置的驗收規定，亦向業主及其所屬的物業管理公司推廣設施、建築物安全的計劃，以具系統性方式評估和檢查建築物的供水設備。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安全食水的宣傳和教育，就這一點，我想借這個機會把市民的心聲告知局長。局長，做了那麼多好事，仍是我所說的那一句，緊記多做宣傳，拜託你了。公眾教育和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事故頻發，說明了甚麼？我認為足以證明，食水安全是我們市民最關心的課題。

雖然政府表示穩妥和安全，當局的檢測夠全面，但我強調一點，政府真的有需要建立一個食水安全保障的網絡，目的為何？目的是加強水質監測，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們的食水安全，因為我相信任何人都需要使用食水的，我想藉着今天的機會再次提醒局方。其實，目前政府所謂優化水質的監測，只做甚麼？只是每年以隨機方式收集用戶水龍頭的食水進行測試，然後把收集的本地水質監測數據，作為他們的資訊庫和數據，評估採用超越世界衞生組織準則的食水標準。很可惜，當局並沒有從食水源頭開始至食水流經的每一個供水位進行監測。

你們有沒有看、有沒有監管？"所以我今天受市民所託，要問局長此事，希望局長稍後告訴我。其實這一年來，即使食水源頭未被污染，但食水經過的供水系統缺乏全面測試，的確存在一點危機，亦會出現不達標的情況。就這一點，如何隨着今次這項修訂，局長可以做點工作為市民把關？希望你能夠回去認真想想，這確是很貼地的民意。代理主席，我有數個建議，希望政府能夠多作考慮。除了通過《條例草案》後，我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對進行食水裝置工程人士的監管。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提出另外一點是用戶水龍頭流出的水的問題，當中我發現整個過程應該設立水質監察點，建立食水安全保障網路，確保水質監測覆蓋整個供水系統，這樣才不被人批評說在這裏看不到，在那裏看不到，顧到上顧不了下。同時，也希望政府能夠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包括我們經常提到的英國、美國、新加坡，國內現時食水安全的法規也很先進，我認為你們均可考慮。必須制定專門管制食水的法例，亦要設立一個獨立機構，對水質進行監測及審核。

代理主席，我想在臨結束陳辭之前，以下兩句說話送贈政府當局，這兩句說話也是我與不同政府部門開會和溝通時經常使用的，局長，我希望你在作出修訂後，能夠做到"多聚會、少誤會；多溝通，實成功"。我一直秉持着這幾句說話，在地區與不同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的同事，以至我們的街坊朋友，作為我經常用的座右銘。希望今次修訂後，請局長緊記我這兩句說話，在工作時更貼地了解到現在全港市民對於食水的惶恐和關心，從而由政府做好正本清源、環環監察的角色。代理主席，我再次表示支持這項議案。

但自從鉛水風波後，持牌水喉匠所承受的壓力大增。因為只有3,000人從事有關工作，肯定人手不足，需要很多其他工人幫忙。

當然，這問題出現後，政府加強監管實屬合情合理，所以，我們一定支持今次的《條例草案》。現行《水務設施條例》訂明，指明水管工程可由持牌水喉匠或水務監督授權的公職人員進行。今次的《條例草案》修訂是，容許水管工程由註冊水喉技工、註冊水喉技工及其他人士在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的指示和督導下進行水管工程。正如我剛才所說，過去數十年，持牌水喉匠人手有限，即使水務署的人手也可能十分有限。事實上，整個行業一直需要其他行業的工人協助進行水務工程。政府現時修訂這些條文，增加了水務設施行業的勞動力，而且加強監管，其實是有助於食水安全。

水務署真的可能是很優秀的部門，過去數十年，香港人口大量增加，但水務署的人手卻不升反跌，由SARS時期6,000多人，下跌至現時4,000多人。

我們最近與水務署同事溝通，其實署內也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人手不足的情況亦同樣出現。我可能稍微偏離議題，簡單而言，在地區內，管理水務的資深人員俗稱"水王"，但他們在水務署內也越來越少，更何況在外界，資深水務工程人員就更少。

然而，如果現在連水務署內也沒有足夠的資深人員，更難說得通要如何監管行內人士進行私人工程。

其實在私人市場內，我們不斷與建造業工會和喉管工會溝通，工會對於《條例草案》新訂條文的違規刑責，感到十分擔心，因為有很多物料，未必在他們控制範圍內，而這些物料是由承建商所指定，或由他們提供予工人。

所以，他們只是依照老闆的工程行事，如果這樣，工人都要受罰，便會十分無辜。

工聯會麥美娟議員在法案委員會中，曾多次向政府反映工會的意見，經過多次商討，政府最後提出修正案，加入只要不是"明知故犯"，便不會被檢控。工人只會被證實"明知故犯"後，才會觸犯罪行，而有關舉證責任最後在局方，工人無須引用免責條文自行辯解。

政府要多作宣傳，才能令更多人入行。

我知道署長其實也在進行這些工作，希望局長能向署長提供更大助力，令香港的水務工作得以繼續發展。

依我之見，政府也要就此向市民大眾解釋。原來水喉匠的牌照是更難考取。

我們明白考牌要求高，是保障市民安全的第一步。但是，政府不能因為工人不足而不作為。所以，政府真要多作宣傳，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年青人投身這個行業，令他們學習和有更高的可塑性。

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我們支持《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的修訂。

代理主席，即使有報道說建制派玩"拉布"，屠宰泛民傳召鄭若驊議案，我今天仍要就這項修正案發言，因為我要為王俊傑發言。王俊傑是一個向我求助的小朋友，在我協助他的過程中，我當然有向社會福利署反映，但我同時也想藉今天這個機會，在議會說出王俊傑的故事。

報告顯示他的血液含鉛量達到5.92微克，高出正常標準，隨即被醫生確診為專注力不足及讀寫阻礙。局長，我知道你一定會說飲鉛水和智力遲緩沒有直接關係。我知道你會告訴我，他智力遲緩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衞生署也表示，該126名血鉛含量略高於正常水平的兒童之中，有9名兒童出現發展遲緩的症狀，而我的個案當事人王俊傑便是其中一個。他的母親告訴我，未遷入榮昌邨前，他的兒子甚少發那麼大脾氣，本來以為是搬屋，因為環境改變，這點我也明白，令情緒出現變化。但是，搬進榮昌邨後，他變得越來越激動、越來越激烈，情況越來越明顯。他稍不合意便發脾氣，甚至動手動腳。王俊傑的情緒極易受到波動，難以專注做功課。媽媽說兒子做功課時要有人全程陪伴，才能完成功課，否則稍有小小事情，都會受到騷擾，變得不專注，20分鐘也寫不到兩個字。打開門，聽到風聲，聽到街坊走過，他也不能夠專心。

雖然政府說鉛水和兒童發育沒有直接關係，但他媽媽說她覺得在她作為媽媽的眼中，她看到的改變便是因為鉛水。代理主席，確定患病之後，王俊傑被安排接受早期的言語治療，情況確有改善，對答不但更有邏輯，情緒亦受到控制，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很可惜，政府說未有任何6歲或以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資助計劃適用於社福機構，所以6歲以下的學前特殊教育兒童支援政策不再適用於王俊傑。2017年8月因為王俊傑已經6歲，他不能再接受這項服務，至於接受自費的服務又如何？

代理主席，我因為這件事致函社會福利署，要求社會福利署再作跟進。無意中，我發現社工在鉛水事件中亦有其角色。局長，你知不知道水務局有社工隊？水務局有一隊已經正式運作的社工隊，而這隊社工隊是外判的，供其他機構競投，成立社工隊後，專門負責應付鉛水投訴個案或跟進個案，說得好聽一點是跟進，不好聽的，你和我都明白，確實會成為出氣袋和"人肉沙包"。

我們經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王俊傑，一位7歲的小朋友，媽媽對他有很多期許，希望他成為俊傑，我也希望除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之外，大家"講鉛水者別忘俊傑"。

主席，大家都不會忘記數年前發生的食水含鉛事件。當時發現共40個地方的食水含鉛超標，當中大部分是房委會的公屋項目。

時任政務司司長不但沒有代表政府為這件事誠懇道歉，還譴責當時拿出這杯水的街坊，令人感到相當遺憾。

《條例草案》亦規管工人，甚至訂明可以控訴負責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水喉匠；剛才很多議員亦提到水喉技工，包括"大工"和"細工"。

政府企圖淡化事件，因而提交《條例草案》，但《條例草案》能否防止將來再出現食水含鉛的情況？

代表勞工界的議員，除了捍衞《條例草案》外，也應指出整件事的始作俑者並非工人；可是，工人已經成為代罪羔羊。

例如，歐盟在1998年通過《飲用水水質指令》；英國在2011年更新《水務法》；歐盟在2014年為《飲用水水質指令》重新訂定標準；澳洲在2011年為澳洲的食水指引立法。

很多地區雖然有由政府或由公私營合作營運的供水系統，但也不會假定或承諾，政府負責營運的系統便不用監管，並且一定安全。

第二，在鉛水事件爆發後，香港人才知道，當局有食水安全計劃，但並沒有進行檢驗。

林德深事件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主席，我支持我們現時討論的《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水質對每位香港市民的重要，這是大家都認同的。無可否認，在過去，特別是鉛水事件發生前，我們都視水質安全為理所當然，於是往往忽略如何確保水質安全。

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卻出現了一個盲點，不知為何在施工過程中何時出現了含鉛材料。我剛才聽郭家麒議員發言，留意到他也支持《條例草案》的修訂，但一如以往，我們不會從他口中聽到稱讚政府做得好、建議從善如流等說話。

因此，局長，你不用擔心，議會便是如此，議員有些批評你要聽，但有些批評可能無甚道理，不要緊，他最後也會投票支持你。

這項《條例草案》的修訂，正正希望清晰釐定一些責任，避免將來再出現類似的系統性錯誤。所以我不同意郭議員所說，《條例草案》是找代罪羔羊。

因此，《條例草案》的修訂，是清楚釐定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進行工程。

就此，我要稱讚局方。

在法案委員會內引起大家關注的另一點，就是有關檢控時限的問題。

政府當局表示已考慮通常需要多少時間就可能提出的檢控蒐證，並參考本港其他法例就相若情況所訂的相關條文。政府當局認為，由於當局近年已加強檢查完成後的水管工程，水務監督應可在不遵從規定的事項發生當日後的6年內，確定有關工程的任何違例情況。

我亦不希望發生好像今早討論的《2017年應課稅品條例草案》般，委員就該法案建議作出修訂，政府亦確實作出修訂，但最後修正案的內容卻與委員最初的建議有極大落差，令大家最終感到難以支持。

但是，聽到有些議員無的放矢，我不得不說兩句。正所謂"不懂的便嚇死；懂的有時聽到也笑死"。

我不會對號入座。工聯會很早便約見發展局，相信無論是今屆或上屆政府的局長都應該很清楚。

他可能要問問其他相熟的政黨，例如工黨。我覺得如果談及工人權益，相信本會的議員不會分立場。不過，作為議員應該要看清楚《條例草案》的條文，亦要了解其他議員的發言內容。剛才何啟明議員及麥美娟議員已就《條例草案》發言，因此郭家麒議員真的不要時常信口開河，"是但噏，當秘笈"。

老實說，如果真是明知故犯，從保障市民安全的角度而言必定要規管。

《條例草案》亦處理了現行條例中，只能由持牌水喉匠或水務監督的授權供應人員進行水務工程及喉管工程的情況。事實上，就現時的水喉工程而言，很多時都是由一些臨時工或曾接受短期培訓的工人進行有關工程，未能夠達到持牌水喉匠的標準。

當然，我記得主席有一句名言：議員有時說的話，並不一定是事實。不過，作為負責任的議員，當一些議員"亂噏"時，我們亦有責任站起來說清楚。不論是法案的內容，或是很多勞工界朋友——特別是工聯會的朋友——曾進行的工作，我們都必須澄清，以正視聽，就是如此簡單。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我現在請發展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他們的共同付出，令相關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正如我們較早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時指出，我們希望透過這次修訂，優先處理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就指定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及持牌水喉匠職責的建議，令《水務設施條例》在這方面，更能反映政策原意和切合業界實際上的運作模式。《條例草案》主要涵蓋4方面。

我亦將會在稍後動議修正案時，就工人責任作出修訂。第二，《條例草案》建議將持牌水喉匠的職責，包括由他向水務監督申請《水務設施條例》要求的進行水管工程許可，由現時的行政規定提升至法例規定。第三，為提高監管水管工程成效，《條例草案》建議將有關《水務設施條例》的檢控期限，修訂為由水務監督發現或知悉罪行當日起計6個月。最後，為確定水管工程是否由指定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進行，《條例草案》建議向水務監督賦權，除供人居住的處所或部分處所外，可在無須取得同意或手令的情況下，進入正進行水管工程的處所，行使視察及提問等權力。法案委員會由去年5月至今年1月共舉行的6次會議，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當中，法案委員會詳細審閱《條例草案》的各項條文，並對當中的內容及相關條文提出很多正面和寶貴的建議。我很高興，《條例草案》的建議基本上得到法案委員會的認同和支持；同時，我們亦聽取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會就有關建議提出數項修正。我會在稍後動議有關的修正案時逐一說明。在法案委員會進行會議期間，有議員就種種水務和食水安全事宜提出意見。我們充分理解議員對這些事宜的關注，亦會在現已展開的《水務設施條例》全面檢討中一併考慮和跟進這些意見。現時，我們已實行水管物料監察計劃，隨機抽樣測試，並加強審視物料是否符合法例要求。如我剛才所述，我們亦已展開《水務設施條例》全面檢討的相關工作，當中包括檢討參與水管工程的各相關人士的角色和責任，檢討及精簡水管工程的審批流程，檢討水管物料的規管及水管系統的保養等。我們已為《水務設施條例》的全面檢討成立工作小組，廣邀業內人士、專業團體及相關部門就各項議題提出意見，期望可在今年年底就部分方向性的方案作初步公眾諮詢。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時代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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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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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局局長，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1、6至10、12及14條。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和水喉業界比較關注的議題有兩項，分別是水喉工人在進行水管工程時的責任，以及水務監督能就有關進行水管工程的違例事項提出檢控的時限。在委員、業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很高興最終都能找到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水喉工人的責任而言，我們本來在《條例草案》建議通過加入免責辯護條文，讓水喉工人一旦被發現參與完成的水管工程違反《水務設施條例》時，可為自己作出辯護。在考慮委員和水喉業界的意見，包括一般水喉工人所擁有的技能和知識水平等因素後，我們現建議修訂為，僅在他們明知進行該水管工程會違反法例要求時才屬犯罪。我們認為，這項修訂已在水喉工人的參與程度、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和法例的阻嚇力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因此，我們提出對《條例草案》第6條作出修正。有關水務監督能提出檢控的時限方面，我們在慎重聽取各方意見後，同意為水務監督可檢控進行水管工程時的違例事項的時間設定最終限期。我們努力在執法成效、相關人士所需承擔的責任和法例的阻嚇力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因此，我們提出對《條例草案》第10條作出修正。法案委員會和秘書處人員亦對《條例草案》提出多項建議，令《條例草案》能更清晰反映政策用意，我們同意採納相關建議。這些建議包括處理《條例草案》和《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當中，就豁免水管工程由獲指定人士進行的規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們提出對《條例草案》第7至9、12及14條作出修正。此外，為使經修訂的《條例》得以盡快生效，我們亦建議《條例草案》在獲得通過後，於刊憲當日實施。為此，我們建議對《條例草案》第1條作出修正。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馬上展開宣傳工作，包括向業界發出作業指引、印製宣傳單張，以及向業界和相關持份者清楚解釋經修訂的《條例》中影響他們的地方。主席，我在此懇請議員支持我代表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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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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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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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的三讀。主席，我先前已經以《2017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法案委員會的報告，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並已就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作出論述。我要在此特別感謝發展局和水務署的相關官員，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整個過程中，他們十分細心和虛心地聆聽法案委員會委員的意見，以及來到立法會表達意見的團體代表和個人所作出具建設性的建議。

就此，我認為我應該在議事堂上，表達我對相關官員正面態度的欣賞。

所以，今次的法例修訂工作可以說是及時和有需要的。

鉛水事件的發生，促使發展局和水務署對水喉工程的監管更加嚴謹，我相信這對保障香港市民來說是好事。但是，如何平衡市民的安全和業界的營商，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主席，我覺得我沒有離題，因為三讀辯論其實涵蓋政府的修正案......

梁美芬議員剛才要求現任發展局局長作出補償，我不知道他能否做到，相信他應該做不到。

我留意到，當局將中期驗水交由其他專業人士負責，未必一定委派持牌水喉匠。對於這個安排，我聽到業界存在爭議，質疑政府為何委託一些業外取得高級文憑或並非從事水管工作的專業人士進行中期水務工程檢查。

有業內人士認為，由修讀電工或一直從事土木工程的人士批核水務工程，可能存在問題。

但是，政府現時的做法，只會對新建工程或未入伙的大廈，抽取靜止6個小時的水樣本化驗。

我們十分期待政府能兌現承諾，進一步將其他水務工程相關的持份者，例如我先前提到的發展商、承建商、物料供應商、其他的屋宇裝備工程師等相關專業人士一併納入規管。

政府如能做好進口把關，設立批發和零售追蹤制度，市面便相對較少人售賣品牌來歷不明的水喉，以及不合規格及標準的配件，有助減少食水污染。我相信，鉛水事件後，業內人士都已加強警惕。我也同意，水務署及發展局均已着手多項工作，相信這些工作仍會繼續。民主黨希望香港訂立一套健全的食水安全法。政府表示，不抗拒及不排除訂立一套食水安全法的可能性，但這個說法過於被動，不夠進取。

邵家臻議員正在跟進的個案中，有孩童因為飲用含鉛、銅或有毒重金屬超標的食水，造成身體永久受損。為免香港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我們要求訂立一套食水安全法，全面對每個環節、各個持份者進行規管。我們現時正朝這個目標邁進，希望政府承諾會繼續和致力落實相關工作，確保香港的水質達致國際級城市應有的水平。

黃碧雲議員，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要求你停止發言。

當中的建設包括：訂立恰當的驗水取樣規程，以及收集靜止水樣本進行測試等。正如我剛才說過，當局只在新建樓宇收集靜止水樣本，就其他維修工程或受鉛水影響屋邨的換喉工程，卻未有進行靜止水樣本收集。

《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很重要的另一點，就是建議政府設立獨立的水質監管組織，全面監察水務署的表現及香港的水質，並授權該組織按需要進行獨立檢測及審核。但是，目前發展局的做法，是由水務署負責供水，如水務署同時負責水質......

黃議員，我已多次警告，但你仍繼續離題，所以我請你停止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議案：莫乃光議員要求傳召律政司司長於2018年2月28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莫乃光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鄭若驊司長上任至今風波不斷，身為律政司司長，理應是最遵守法律、最不偏不倚地守護香港法治的人，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均直接衝擊香港的司法精神和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知法犯法的人，是否仍然適合當律政司司長？知法犯法，甚至可能隱瞞本身違法行為的人是否適合擔任律政司司長，代表特區執行法律、維護法治？我們對她的要求，是否應比對其他公職人員的要求更高？社會似乎越來越不公道，有權有勢的人，似乎可以有法不依，卻叫我們去包容，但社會上又有誰包容例如周庭和其他被無理"DQ"的香港人？

司長說，她無法接受自己是個無誠信的人，那麼我想請她盡快前來立法會交代清楚，她為何要隱瞞？司長一直在"帶我們遊花園"，當"人肉錄音機"，這是否一個有誠信的人該做的事？我們都相信司長是有能力的人，但為何她不肯面對這些問題？在1月29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我們向司長提出很多問題：品格審查時有否交代其物業的僭建物，她不回答；按揭文件有否顯示當時的物業有僭建物，她不回答；她最早何時知道其屯門物業內有僭建物，她不回答。我們今次提出的傳召議案有必要通過，以要求司長回答這些問題。

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司長是否一直知悉其物業有僭建物，卻沒有採取行動？

司長在1月6日和1月10日第二次解釋僭建醜聞時，同樣聲稱2008年10月時以"現有狀況"買入物業，之後沒有再作過任何結構性改變，她當時仍然表示，天台屋和地庫早在她購入之前已有，但她其後又表示，四號屋和丈夫潘樂陶先生三號屋之間的那扇門，後來才打通，據她所說："工程不是由她進行，但她當然是知道的。

傳媒報道，司長以柏星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在2008年用2,600萬元購入四號屋，她在2008年10月23日以公司負責人的名義簽署渣打銀行的按揭文件，清楚列明獨立屋由地下、1樓、2樓及天台組成，並未提及地庫。文件附有第一手買家在1993年買入獨立屋時的合約圖則，顯示只有地下、1樓、2樓及天台，並無地庫。樓宇轉讓和按揭文件均是法律文件，先不談司長身為法律界人士，無理由遺漏如此重要的細節，她也不可能說，她買樓時對是否有地庫一事並不知情。

如果司長是刻意在按揭文件隱瞞僭建地庫，亦涉嫌觸犯了《盜竊罪條例》中，"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一罪，欺騙銀行向她批出按揭。第四，在品格審查時，司長有否交代僭建事件？多年來，不少官員都涉及僭建醜聞。2012年，參選特首選舉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後來當選的特首梁振英，均被“踢爆”名下獨立屋有嚴重僭建，唐英年妻子更被判僭建罪成，其後多名問責官員亦被揭發名下物業有僭建。因此，品格審查到了今天，會否完全不提出這方面問題？我們需要知道司長在品格審查中有沒有交代其物業僭建的問題，這點十分重要。對於此事，我在1月24日提出口頭質詢，當時負責答覆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甚麼都答說要守秘密，我差點以為這是一個秘密政府。

在整件事中，有沒有任何人刻意隱瞞公眾？

所以，我希望建制派作出回應，他們是否認為品格審查制度有問題，這是對事並非對人，不可因為議案是民主派提出而橫加反對。主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潘樂陶先生承接很多政府工程，當中會否涉及利益衝突。政府物流服務署資料顯示，潘先生過去5年獲政府批出至少24份合約，總額達8億元以上。

網頁顯示，該公司的聯絡人為其首席企策及資訊業務總監潘穎欣，是潘樂陶先生的長女。政府每年批出工程數以百億元計，這麼多“大白象”工程，浪費市民這麼多血汗錢，已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既定事實。

如果當時時任機電工程署署長的陳帆先生相信，他應邀到潘先生家裏聚餐沒有問題，是否任何工程公司的老闆都可以請他吃飯？業界會有甚麼想法，會否覺得有欠公平，他會否覺得應該避嫌？

主席，傳媒報道，潘樂陶先生名下公司曾涉及澳門運輸工務司前司長歐文龍的貪污案，詳情不贅。但是，這報道明顯顯示他名下的公司甚至潘先生本人也涉嫌牽涉其中。正如之前不少民主派同事說過，司長道歉多少次都好，她已經是知法犯法的司長，對於這樣的人繼續擔任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大家認為合適嗎？主席，通常我們會呼籲建制派同事支持議案，但所有人都知道，建制派會一如既往，全力保皇，不會讓這議案通過，繼續阻止民主派監察政府，繼續阻止香港人尋求公義、找尋這件事的真相。

我不敢指望他們會支持這議案，但我要在這次議案發言中告訴特首、告訴政府，我們不會包容有權有勢的人有法不依，我們亦不會放過任何追求公義、真相的機會。因為建制派保皇，這項議案很大可能會被否決。

我覺得政府好像在考驗議員和市民的記性，想"拖得就拖"，淡化這事，最終不了了之。

主席，在我正式進入我的發言稿之前，先容許我簡單回應政務司司長剛才代表政府的發言。

但是，主席，無論他們護主多麼情切，僭建就是僭建，事實就是事實，要來的終歸要來。主席，我會在以下時間簡單梳理一下律政司司長僭建事件的時間線，當中涉及很多我們已耳熟能詳的事實，但我希望主席能容許我完成這個步驟，因為這個步驟對我後面的論述有極關鍵的作用。在本年1月5日，鄭司長獲任命。同日，傳媒報道其位於屯門的獨立屋疑似有地庫、天台屋等僭建物。翌日，即1月6日，鄭司長召開簡單記者會，表示僭建物在購入時已存在，並非由她興建。1月7日傳媒報道，經過對比過去10年的衞星圖，記者發現獨立屋的屋頂有明顯差異，懷疑鄭司長在購入該獨立屋後自行興建僭建物。

一位香港法治的守護者、香港其中一位最高級別的政治任命官員，其僭建問題、誠信問題，我們竟然只能依靠傳媒的發掘才能得知。的確，鄭司長曾召開記者會解釋事件，亦曾在1月29日出席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時，借講解律政司的施政策略，在立法會內就僭建問題嘗試"解畫"。不過，涉事的所有文件，包括被傳媒披露過的圖則、地契和銀行按揭文件等，以致傳媒找不到的相關文件，鄭司長從來也沒有正式公開過。主席，這點才是今次議案的重點。我們不單希望傳召鄭司長到立法會就僭建接受質詢，更要求她帶齊所有相關文件的正本，藉立法會這個平台，公開說服所有香港人，她即使有僭建，即使知法犯法，仍然是一位稱職的律政司司長。所以，其實今次莫乃光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並非要鄭司長難堪，並非要公審她，而是搭建一個平台，讓鄭司長把所有的證供和物證放在陽光之下，讓她有機會逐一說明各種疑問，以免她在未來數年的任期內背負"僭建司長"這個污名。一個動機如此良好的議案，我看不到為甚麼保皇黨同事不應該支持。此外，主席，除了僭建，社會亦有聲音關注鄭司長的丈夫潘樂陶先生涉嫌利益衝突的問題。據傳媒報道，潘先生與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交情不淺，陳局長不單曾經出入潘先生的屯門大宅，甚至為潘先生和鄭司長的婚禮擔任男方的證婚人。巧合的是，在陳局長出任機電工程署署長期間，潘先生名下的安樂工程集團投得多達24份政府工程合約，總工程款額超過8億元。主席，我並非揣測究竟當中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亦不會揣測鄭司長上任後，安樂工程集團會否更生意興隆。不過，單以潘先生和陳局長的交情，社會已可合理懷疑他們背後會否有其他利益關係。當政府可以用"政治聯繫"來猜測一個人的思想，然後剝奪她的參選權時，社會又為何不可以用"利益聯繫"來懷疑高官及其家人？主席，我希望我是危言聳聽，但實際上，相關問題的確正在發生，亦合理地令香港人有所擔憂。除了關注潘先生和陳局長之間的利益關係，我們也關注在做品格審查時，究竟鄭司長有否向當局披露她的配偶的這些利益關係。的確，主席，在鄭司長僭建事件裏，社會的另一個關注點是政府官員的品格審查制度。當然我明白，政府很容易以品格審查的實質內容不能披露來敷衍我們，但經過鄭司長今次的事件後，實實在在放在我們眼前的，是品格審查制度的徹底崩壞。即使不是崩壞，主席，這也顯示制度的極度不完善。品格審查時，究竟有否問相關人士有否僭建？相關人士在回答時有否任何隱瞞？這些問題，我相信不單立法會，其實社會各界也非常關心，非常想知道答案。主席，如果政府繼續選擇做鴕鳥，不回應這些問題，長遠的結果是香港社會不會再相信所謂的品格審查制度。若然如此，不單是鄭司長，往後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即使身家清白，即使沒有僭建或誠信問題，恐怕亦難以獲得香港人的信任。主席，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機會，使政府能夠向我們坦白，挽回我們對於品格審查制度的信心。今天坐在會議廳內的張建宗司長是資深的公僕，必然與我們一樣重視品格審查制度，亦不希望未來政府其他高官上任時，香港人投來懷疑的目光，不再信任這制度。主席，在我結束我的發言前，我想藉此機會指出鄭司長的僭建與現時有份參加補選的某位候選人是有分別的。

一位只是參選、不知能否勝選的人處理僭建後才開始選舉工程，為甚麼會較一名已經上任、被傳媒揭發事件才以"擠牙膏"的方式公開僭建的人嚴重？況且，相關候選人的物業已由於僭建而被"釘契"，在2011年，他亦主動向屋宇署申報物業內的5項僭建物。主席，僭建就是僭建，就是違例，分別在於處理的方法。在事件揭發後，鄭司長的處理手法每次均令人失望，完全沒有令人感到她有開誠布公的誠意，甚至令人懷疑她至今仍有所隱瞞。

我們希望做到公平些，讓鄭司長能夠有公平的機會去辯解，而這項議案的提議正是給予她最好、最後的辯解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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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上月19日至24日晚上，以電話形式訪問了731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就特區政府的民望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上月初才上任的鄭若驊司長的得分是38.9，較其他兩位司長為低。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平均得分是52.6，連向來被嘲諷囤地及搞"劏房"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評分也有48.0，較理應正在享受蜜月期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還要高9.1分。

就是鄭若驊司長的工作能力及面對廣大市民的誠信，絕對受到了僭建風波的影響。一般來說，市民都會給予新上任官員一段蜜月期，即使更差的前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享有蜜月期，但鄭若驊司長卻上任不足一個月便已經風波連連。這肯定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也不是泛民主派的針對，而是有必要向所有納稅人交代的問題。我認為傳召鄭若驊司長就住宅僭建及隱瞞爭議前來立法會清楚交代是必須的，因為如果司長確有僭建及隱瞞，這便涉及刑事責任。

如果司長的確頂天立地，問心無愧，就更應該在公眾對她不信任的時候，把握這次機會還自己一個公道，正式地在立法會的議事堂解釋。因此，我希望建制派同事不要胡亂包庇。請他們看清楚剛才提及的民調評分，市民已經嫌棄司長。他們繼續像特首那樣"包容"，其實只是"包庇"，這樣司長未來的日子將如何是好？在過去一個月以來，電台的時事節目經常耻笑司長，例如在一宗"吊臂車司機失魂撞毀行人天橋"的新聞，節目主持幽了司長一默，指司機大可以仿效司長說是"因公忘私"，由於太忙才會忘記收起吊臂，希望政府多多"包容"，不用他賠錢。"如果這是事實，就唯有是事實"。作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已沒有足夠的誠信、民望及威嚴，只會淪為公眾笑柄，我擔心鄭若驊司長如何在未來4年繼續履行其職務。只可惜，司機不是司長，所以要負上刑事責任，亦要為捐毀的天橋作出賠償。可是，司長卻堅持"一言死頂"，繼續拒絕承認過錯。如果建制派同事對於鄭若驊司長只懂"一言死頂，死不認錯"也已失去耐性，便請他們一起投票通過這項議案。

直至現時為止，司長對香港人的唯一貢獻，是為全港的公關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鬧出的僭建風波越演越烈，醜聞、黑材料接連出現，差不多全港的公關公司皆以此作為案例研究。簡單來說，公關會犯的錯誤，司長已經全部犯上了。當然，傳召議案不是要搭台讓司長充當公關，我支持議案是為了維護香港行政機關的尊嚴，讓政府引以為戒，避免重蹈覆轍。事實上，特首一直想為事件降溫，指鄭若驊司長因公忘私，身同感受，並促請議員和市民體諒。我想說的是，既然"林鄭"也認為司長是忙中有錯，那為甚麼要包容她，而不是讓她從錯誤中學習？須知道，僭建風波弄至今時今日的田地，並非議員、市民或傳媒不肯接受鄭若驊司長所犯的過錯，而是有人早有計算，不肯承認過錯以瓦解這場風波，還一而再地想逃避責任，蒙混過關。

難道沒事發生時是專家，出事時就是苦主？鄭若驊司長所撰寫的那本書和座談會的內容，均有引述個案講解何謂"僭建物"，包括業主維修及保持建築物的責任及如何才可以確保符合香港法例。簡單來說，鄭若驊司長根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真.僭建專家"。如果司長一開始便向公眾坦白，將事情始末和盤托出，原本的僭建事件一定不會演變成今天的大風暴。在這段期間，司長每次都在傳媒"踢爆"時才以"擠牙膏"的方式回應，顯然是一而再地刻意隱瞞，期望過一關得一關。既然司長深明自己違規，為何不盡早將事實向大家說清楚，一次過將所有違法事件及負面消息公布？很明顯，司長是抱着僥幸心態，以為記者無法查出種種事實。

如果今次的傳召議案被否決，司長只會繼續心存僥幸。大家可以看到，司長經常在深宵時分發新聞稿，以為這樣便可以避過傳媒的追問。

觀乎司長一直以來的回應，似乎是想藉"賴皮"令港人忘卻事件，甚或不打算作進一步道歉、透露及解釋資料。若然如此，即使司長最終能夠保住公職，亦只會成為"跛腳鴨"司長。

特首林鄭月娥指律政司司長是她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也是她的法律顧問。

首先，大家要明白，私人建築物的僭建代表業主違反法例，霸佔並不屬於自己的空間，而這些空間有可能是因影響環境或安全而受法例禁止，或因未向政府繳付應繳交的地價差餉而令公帑蒙受損失，所以僭建本身就是侵害公眾利益。鄭若驊位於新界大欖的獨立屋，有數百平方呎的地庫及數百平方呎的天台玻璃屋涉嫌是違規建築物。由於她同時擁有工程師及資深大律師的資格，所以如果說她在購入物業時沒有足夠能力分辨僭建物，甚至不懂找人查證，實在叫人難以信服，亦令工程師及大律師這兩類專業人士感到十分難堪。

這種心態猶如在深夜駕車，以為沒有"影快相"便衝紅燈，而且一次又一次，直至被人逮個正着才說要糾正。律政司司長肩負維護法治的重任，市民期望她守正不阿、律己以嚴一點也不過分。如果由這個有性格缺陷，以為別人不察覺便貪圖"着數"的人出任司長，豈非踐踏了律政司司長這崇高職位的尊嚴？我甚至認為現在有需要向公眾交代的不止是鄭若驊，還有特首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曾雷厲風行要拆除僭建物。雖然其後不了了之，而這亦成為她執政的污點，但她對僭建的警覺性理應較其他官員為高。如果林鄭月娥在批准鄭若驊的品格審查報告時忽略僭建一欄，便是特首失職。如果林鄭月娥明知鄭若驊家有僭建物也推薦她擔任司長，便是特首輕蔑律政司司長一職。還有一個可能性是，中央官員屬意鄭若驊擔任司長，所以林鄭月娥不敢過問。若然如此，那便代表林鄭月娥放棄履行特首的職責，這樣她更有必要向港人徹底交代。

但是，她當然不會這樣做，所以我們今天唯有支持莫乃光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的議案，傳召律政司司長在2月28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

她要知錯並清楚交代自己做錯的一切，之後由公眾和議會決定如何包容、體諒她。

真的有些人覺得"不知者不罪"，說得確切些是"不知者就不是說謊"。

如果鄭若驊能夠到立法會席前出示所有相關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就可以讓我們知道或讓香港市民判斷究竟她是否不知道寓所有僭建物。

不過，特首卻說，如果這是事實，便唯有是事實。我實在希望鄭若驊能夠前來立法會，讓我們可以仔細地問她為何可以不知道該地庫是僭建物，我們會給她充足時間解釋。

鄭若驊簽署該等文件，即顯示她向銀行或當局表明，她已檢查該物業並清楚知道該物業並沒有圖則以外的違規構築物，亦顯示她當時是向銀行和當局宣稱該物業並無地庫。

鄭若驊的答覆令人難以信服，亦令人難以相信她在簽署按揭文件和樓契時沒有作出虛假聲明。因此，我們必須傳召她來立法會，問清楚她按揭文件沒有顯示該物業有地庫的真正原因，並要求她提供證據，證明她在簽署按揭文件和轉讓文件時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我們問她為何會以這麼高的價錢買入該物業，她只是說該物業很合心意——一言以蔽之，"千金難買心頭好"，心頭好不問價錢——生怕遲了會買不到，不想錯過機會，所以不理價錢是否合理，而且她太忙，沒有留意金融海嘯和雷曼事件。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鄭若驊曾否指示前業主在她買入現時的居所前完成所有僭建工程。

他表示希望藉着該場辯論徹底向公眾問責，消除公眾所有疑慮，加強公眾對政府和他的信心。

正如陳茂波司長在上任後亦遇過相同的問題，面對很多惡意攻擊，但我很佩服當時陳茂波司長硬着頭皮接受所有惡意攻擊。

因此，我認為實在無需援引《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她前來立法會，這只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震盪，並對特區期望有較平穩的局面開展多項重要工作不利，所以新民黨並不支持這項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我認為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代理主席怎可以這樣做？剛才她是否示意要發言，所以便拖延，讓司長暫時無須發言答辯......主席，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莫乃光議員，請坐下。
主席，莫乃光議員不用如此動氣，我不明白為何我作為代理主席便沒有發言權。

我認為我有發言權，我亦應該爭取在此刻發言，以防被他誤會我無意就此議題發言。

司長是特區政府的法律顧問及主要官員，更是守護香港法治的關鍵人物。社會大眾對有公權力的官員要求甚高，這絕對可以理解。官員所作的每個決定，都會影響香港社會、每位市民甚至下一代。

不過，社會上認識司長的人，對她的印象不錯，整體上認為她是出任司長的合適人選。她在法律界，特別在推動國際仲裁方面有傑出的成就，在歷屆政府亦曾多次出任主要公職。我當時很高興，因為合適的司長人選，必須備受社會認同、有條件，以及得到特首及中央信任。

事件已糾纏近1個月，無論對司長本人及特區政府，也帶來了衝擊，實在非常可惜。僭建事件經過媒體多日報道，而司長亦已多番公開解釋。我認為市民對整件事大體上的來龍去脈，心中自有定斷。

第二，她在危機出現時的處理手法，未能化解危機，反而令事件升溫。坦白說，事情發展至今，特區政府及司長已付上不輕的政治代價。主席，專業精英人士願意跳入政治"熱廚房"，絕對是一件難得的事。選擇跳入"熱廚房"真的需要勇氣，必須適應本港的政治環境。從整件事件來看，司長確實低估了"熱廚房"的溫度。問責制旨在引入社會精英成為問責官員，但今屆政府大部分官員都來自公務員體系，可見外界專業精英對進入"熱廚房"真的有點恐懼。原因很清楚，一名非政治人物要進入"熱廚房"，以往以非政治人物身份所做的事會被人用放大鏡審視，隨時不斷發酵。主席，這個"熱廚房"的溫度其實真的頗熱。司長願意加入"熱廚房"，原本真的很難得。她既然做了這個決定，就應該做好準備，驗明正身。她明顯未做好準備，在接受任命之前亦未調節好心態，沒有從市民的角度審視自己。我們經常要求參選人先"沖涼"，即做好審視自己的工作。此外，從整件事發生後的情況來看，司長在應對傳媒以至立法會質詢方面，似乎還需努力學習。主席，司長在事件發生後第二日，已即時答應作出糾正，並多次公開向市民致歉，以及親身到立法會回答議員的質詢。

我真的期望司長汲取教訓，以更好的準備投入角色，利用她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守護"一國兩制"及香港的法治，以工作成績贏回市民的支持。主席，今次事件亦涉及一個問題：特區政府在委任主要官員前已進行品格審查，為何仍未能拆除這個炸彈？"驗身"的目的是要及早知道身體有甚麼毛病，然後及早預防或接受治療，以防傷勢惡化。

有不少人指出，經歷過上屆行政長官選舉後，很多人也知道僭建是"政治殺手"，公眾人物應該高度警惕。然而，事實真的並非如此，這可能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單司長，其實多位政治人物，包括有意參選者及本會議員在內，也曾捲入僭建風波。根據報章報道，毛孟靜議員及林卓廷議員也曾涉及僭建或違規建築。有報道更質疑，毛議員把車房改作住宅用途一事，至今仍未處理。

如果你認為她並非試圖影響選舉，我認為你的判斷也有商榷餘地。

我明白報章有很多......

大家也看到，坐在對面席的反對派議員的展示牌寫上"知法犯法、毫無誠信"。事實上，因為僭建而失去誠信的又豈止一人？我希望大家撫心自問，在批評別人時，有沒有同樣批評同派系的人士？我留意到，提出是項議案的莫乃光議員，就我剛才提到那位先生的僭建問題作出回應時表示，對方已道歉並作出解釋，因此他沒有補充。反對派議員一方面對司長窮追猛打，在另一宗僭建事件上卻有不同的回應。

主席，司長的僭建風波既已造成傷害，她亦已作出解釋、道歉及承諾即時糾正。我認為應讓她重新投入工作，追回失去的時間，用成績爭取市民的認同。所以，我認為莫議員的傳召議案沒有需要。事件由揭發至今已1個月，社會大眾已有公論。

以我理解，反對派不斷燃燒事件，只是政治操作。除了要狙擊司長個人外，亦要拖延她的職務。如果一名官員被外界不斷狙擊，工作畢竟會分心，同時可能耗用特區政府更多精力作危機處理。更重要的是，隨着選舉臨近，我相信他們希望製造對我方不利的議題。

我希望大家深思，究竟傳召議案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有何得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莫乃光議員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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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律政司司長於今年1月6日履新當天，被傳媒揭發大宅僭建，事發至今已整整一個月，司長本人已不下一次向市民交代，包括多次召開記者會、上電台"解畫"、接受聽眾查問及來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並且就自己的疏忽，向市民道歉。凡此種種，都體現出司長開誠布公，願意承擔責任，而非逃避問題。我不知道仍然要傳召司長來立法會解釋，用意何在？是否要無限放大司長的無心之失，利用立法會的平台作"公審"，然後借事件打擊政府施政和管治威信，將香港重新拉入內鬥虛耗的漩渦之中？無可否認，司長在決定加入政府，擔任律政司司長一職後，未有審視寓所是否出現僭建問題，做法絕對是不夠審慎，甚至有疏忽，政治敏感度不足，她是有改善的空間。但是，觀乎司長以前一直埋首法律工作，並非政治人物，大家應該體諒她的政治警覺性較其他問責官員低。再者，僭建風波到現時為止，司長如有犯錯，也沒有涉及犯法行為，不至於"人頭落地"。我相信，她會"經一事，長一智"，日後會提高敏感度，以行動去釋除公眾對她的疑慮。事實上，今次僭建風波，外界主要對司長有兩點質疑：第一，司長是否購入物業後才自行僭建；第二，司長購入物業後，是否已知道物業有僭建而知法犯法。為此，我再次審視司長過去的解釋。

至於屋內的地庫，署方指沒有實質證據，證明是何時建造的。至於第二點質疑，即司長是否知法犯法，其實她已經解釋很多次，承認是自己疏忽，因公忘私，並且多次向公眾致歉。她亦已經配合屋宇署調查，反映她是願意即時處理問題。主席，我知道僭建事件少不免會影響市民對司長的觀感，市民對問責高官的品格審查要求，亦會比一般人高。這是無可厚非的。

過去一個月，司長已經承受巨大壓力，不僅個人形象受影響，家人亦受牽連，傳媒終日在其寓所等候，航拍、偷拍也出齊，已經毫無私隱可言。在這樣困難的時刻，一般人可能已經心灰意冷，抽身離去，但司長卻願意面對，迎難而上。坦白說，以鄭若驊在法律界的江湖地位及能力，根本無須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被傳媒監察，被大家說三道四。目前香港這個非黑即白的泛政治化氛圍，真的很難找到有能之士加入政府，尤其是律政司司長一職，要找到人才犧牲自己事業去擔任，我相信真的比較難。離開是很容易，俗語有云：拍拍屁股就走，但留下來卻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司長能夠頂着壓力，繼續秉持為香港服務的心，我們為何不能給她一次機會，花時間做好手上的工作？是否一定要窮追猛打，不斷翻她舊帳、傳召她來立法會凌辱一番，大家便會很高興呢？

近年，本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立法會已淪為反對派"公審"政府、官員的平台，早前司長出席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已就僭建事件作出詳細解釋，但反對派知道這個風波開始慢慢冷卻，於是利用立法會傳召司長，再次翻炒問題，興風作浪，令她無法專心開展新的工作，包括"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主席，反對派的政治人物也曾經被踢爆有僭建，有些人甚至毫無悔意，不作跟進，他們對司長的無限上綱上線的攻擊，根本是雙重標準，不得人心。主席，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願意給司長一點空間、一點包容，令她可以專心一意履行職務，服務社會。

主席，我們明白公眾人士或政治人物受市民監察，了解他們過往做過甚麼，是十分正常的。政府期望透過問責制，引入外界精英人士，包括商界人士、專業人士，為香港未來發展或政府管治帶來新思維，而非單靠傳統的公務員團隊。問責制發展了10多年，我相信越來越多外界人士不願加入政府，因為他們需要將自己漂得很白。但是，一個人生活工作數十年，要漂到很白是頗為困難，而且很多時候，我們也忘記自己曾做過甚麼。主席，我問你10年前某天你去過哪裏，跟誰在一起拍過一張照片，我相信你自己也不記得，但可能有人找出照片，然後問你，你自己可能不懂得回答。在問責制之下，外界人士如果未適應"熱廚房"的熱度，未習慣危機處理，便很容易出事。過往有很多例子，例如第一屆特區政府的"仙股事件"，馬時亨局長是第一個鞠躬道歉的高官，但他離任時是民望最高的一位局長。

今天他貴為財政司司長，我相信他可以向我們交出好成績。即使公務員亦會出事，例如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出任局長一星期，便被人揭發二三十年前曾與另一人互相出租物業，再向政府申請租金津貼，但最終終審法院判決他無罪，還了他清白。

當然，我們知道鄭若驊司長今次處理得十分不理想。

一直以來，很多人迫她出來解釋，但她沒有第一時間解釋，予人拖拖拉拉的感覺，直至上兩個星期，她才出席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花兩個多小時任由議員提問，並多番道歉。

鄭若驊擔任資深大律師，收入肯定較她當司長的薪金多幾倍，私隱也會得到妥善保障，晚上睡得安安樂樂，她為何決定加入政府？我相信她主要是希望為社會服務，為大眾服務，利用她的專業知識為香港或特區政府做事。為何一位有能力的人才要這樣被追擊？

因此，我們應該給司長時間和空間，讓她表現她的能力，為香港司法制度好好把關。

主席，我發言反對莫乃光議員動議要求傳召律政司司長的議案。我認為該議案除了傳召律政司司長到立法會，讓反對派議員盡情辱罵批鬥一番外，再沒有任何實質作用。這種窮追猛打的議案，不但無助律政司司長糾正物業的僭建情況，還浪費寶貴的議會時間，毫無價值，不值得支持。無可否認，律政司司長是資深大律師，亦擁有特許工程師資格，丈夫更是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她在處理寓所僭建一事上，的確有很多不妥善的地方，造成了負面的觀感。如果單憑一句"政治敏感度不足"、"因公忘私"，實在難以令市民包容。不過，雖然律政司司長在處理僭建一事上有欠妥當，但絕對是"罪不致死"。更重要的是，她事後已立即根據相關規定，亡羊補牢。凡是心平氣和的市民都看到，司長被揭發寓所僭建後，已第一時間發出聲明向公眾道歉，並現身"解畫"，強調大宅購入時已是現時情況，並無作出結構改動。她又承諾若有違規，會按照屋宇署要求處理，將來亦不會參與檢控，確保公平公正。隨後，司長亦先後到電台和立法會，向公眾和議員坦誠交代事件。我認為司長所做的一切，已經足以釋除公眾的疑慮；我亦相信，司長過去的交代已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給予司長空間和時間，妥善處理好其僭建事件。相反，將司長傳召到立法會批鬥一番，既無助屋宇署等相關部門的調查跟進工作，亦無助司長糾正物業僭建，充其量只能令反對派議員可以發泄一通，實在毫無必要。莫乃光議員的議案還可能起反作用。他要求司長交代她在品格審查過程中有否隱瞞事實，並出示相關文件，但眾所周知，司長早前出席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亦曾解釋指，品格審查的過程需要保密。反對派議員咄咄逼人，要求司長交代，實在是強人所難，要她出示有關文件，更是容易泄漏機密資料，造成負面影響。此外，我認為事件純屬司長的不慎之失，不涉及司長的誠信和能力問題。反對派議員指司長誠信出現問題，我認為純粹是反對派無限誇大司長的無心之失，無限上綱上線。主席，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反對派議員在律政司司長被揭發僭建後，即如同鯊魚聞到血腥一樣興奮。雖然司長已多番解釋及道歉，他們依然咄咄逼人、一副誓要司長"人頭落地"的架勢。

如此兩面三刀、雙重標準，實在令人失笑。由此可見，反對派根本不是求公義、求真相，而是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擇手段。最後，我由衷希望司長可以"經一事，長一智"，明白市民對官員有極高期望，將來無論在公在私，都要更謹慎處事，更好地服務市民。

如此霸道的行為，我相信正在收看直播的市民必須了解一下現正的情況。

是否真的想要認真處理該議案？

我經常笑問，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公關？

事發後，問題被揭露，政府應如何向公眾清楚交代？應如何令市民明白事情的真相？

司長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克服困難，並且透過日後的工作成績贏取市民信任。

這些工作需要一位富有魄力的司長集中精神處理。

針對司長家中的僭建問題，我認為有關部門必須秉公處理，一視同仁，不應因為其司長身份而給予特別待遇。正如某專業界別的立法會候選人，他不理會部門發出的清拆令，結果被"釘契"。如果司長與該候選人一樣，同樣漠視政府部門發出的清拆令，不肯清拆僭建部分，我認為部門應該一視同仁。

當然，司長也可以像該候選人般不理會清拆令，被"釘契"也不怕。關於今次的傳召議案，正如我剛才所說，是政治意義大於一切。反對派的同事提出傳召或譴責議案後，既然可以隨時輕易撤回，證明他們根本無意處理傳召或譴責議案的內容，而只是想讓自己操控議會的時間，令一切在他們股掌之中。

因此，我們反對由莫乃光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

我過去曾經指出，這可能是因為她政治敏感度不足。雖然她是資深的法律工作者、資深大律師，在行內有相當的權威和地位，但她剛剛進入這個高度政治敏感的工作崗位，其處理手法可能欠缺政治敏感度及成熟度。

然而，隨着時間過去，我留意到司長已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交代。在她的交代過程中......

主席，我不希望我們的平台被濫用，淪為某些人為求達到目的而利用的工具。我認為這樣對公眾不太公道，因為正如我過去多次指出，立法會的時間及資源都很寶貴。如果我們花時間處理某項事情，便要犧牲其他議程項目。但是，我們都明白，正在輪候審議的議程項目都是我們想要處理的民生工作。

但是，他們選擇不循該等渠道處理，而是無論如何都要把該等問題列入立法會會議議程處理。

主席，律政司司長其實已就此事作出交代，我希望能夠釋除公眾疑慮。我聽到坊間有些市民表示......當然，對於律政司司長早期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手法，確實有一些意見和批評。

以這方面的工作為例，我們知道法改會過去數年不斷討論，但一直未有進展，我要求律政司司長盡快向我們交代相關工作進展。

主席，我列舉這些例子，只是想告訴大家，律政司司長的崗位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如果我們繼續每天糾纏於這些所謂政治攻擊或傳召議案，沒完沒了地糾纏下去，我恐防最後受影響的會是香港市民。

主席，對於司馬文的情況，我們也有很多疑問......

雖然《議事規則》並無相關規定，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都希望選舉公平、公正。
好的，明白，主席。

老實說，雖然我對司馬文先生的情況有很多疑問，但我並不認為須藉傳召議案傳召他、他太太或屋宇署同事前來接受提問。

作為一名政治新丁，我不知道"政治秀"應該怎樣才玩得比較好；但作為一個活了30年的人，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做人不應該"嚴以待人、寬以待己"。我完全不能接受雙重標準。即是說，評論同一事或人，卻用上兩套原則，我便不能接受。主席，對普通百姓來說，要找一條很清晰的道德原則，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學院才有哲學的出現。這是個數千年來討論不休的問題，要釐清自己的道德原則究竟如何，根本難以做到。然而，其中一個方法是我們可以嘗試把一些事情或說法放在不同事件中，便能較容易釐清原則。

大家試試把評論中的人名抹去，便可知道該把尺可否放在不同的人身上。

接着林卓廷議員又說，某人涉及僭建招牌也要道歉，並認為誠信和承擔責任最重要。某人的做法不知道是否開誠布公，他說香港很多僭建，很多人都用拖延策略，這是不值得鼓勵的。究竟林卓廷議員對於某人的僭建招牌及另一人居所的僭建，用的是否同一標準？

市民一定要看清楚，他是否用同一把尺來量度自己和別人。

對於某人沒有補充，對於別個某人卻要傳召，究竟是否出於同一把尺的同一個做法？然後，還有朱凱廸議員指出很多人都有僭建，但這是誠信問題，最重要是不說謊。

我相信，大家作為公職人員，要用同一把尺來量度他人才是合理做法。我們議員在議事堂可以評論任何事，但若要說服市民便肯定要用同一把尺，這樣才算是一位合理及能夠說服市民的議員。更甚者，一位南區區議員在僭建後被"釘契"10年才參選。

司長，如果你......屋宇署的工會其實曾向發展局要求增加人手處理"釘契"問題，但發展局一直拖延。如果政府當局採用同一把尺，便應加快增加屋宇署的人手，以處理"釘契"問題，不應任由這些事情繼續發生。我相信不論是某位官員也好，某位南區區議員也好，甚或某位市民也好，政府部門也應用同一把尺對待他們。

主席，我不認為莫乃光議員用同一把尺對待所有公職人員，所以我不贊成這項傳召議案。

主席，對於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物業僭建事件，她已多番就事件向公眾及立法會解釋。上周一，她亦出席本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雖然該次會議的議程並非討論僭建事件，但她也願意回答議員相關的問題。自由黨理解公眾關注這事件，但對於莫乃光議員動議的議案，透過傳召程序，要求司長前來立法會，就其寓所的僭建物作證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自由黨卻不認同。首先，大家也知道，香港僭建問題非常普遍，政府向來都是採取實事求是，風險為本的政策。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僭建物未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屋宇署會發出法定警告通知及清拆令。只要事主按照屋宇署的指令自行處理僭建物，事件自可告一段落，一般也不會再被追究。這是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標準。至於鄭若驊司長，她早已承諾會遵照屋宇署的指示修正好違規的僭建物；任何因此事而引致的法律情況，她也不會干涉。可見她所作出的補救，已合乎程序及慣例。我們亦看不到為何要求政府因事件涉及司長而偏離既定的政策。當然，社會對政府高官的道德標準一般有較高的要求，故此帶出了當中有否知法犯法或誠信的問題。此外，司長亦多次以"擠牙膏"的方式處理事件，手法有欠理想，難免給公眾非常差的印象。鄭若驊司長多次指出，因工作太忙，經常"四處飛"，無暇理會家事，才會有此疏忽。但是，她也明白忙也不是一個藉口，故此多次向公眾致歉。對於自己笨拙的處理手法，她更大方承認有改善的空間。誠然，新律政司司長上任前未有做好"消毒"工作，令人失望。她在未來日子實在必須提高政治敏感度及警覺性。特區政府日後亦應在問責官員入職前做好各樣"消毒"工作，提醒他們要先處理好類似問題才上任，以免再度重蹈覆轍。事件發展至今，我並不認為有誠信問題，也相信傳召司長再前來立法會解釋也不會有新的內容，無助對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問題是，是否因為司長僭建事件而抹煞她過往對社會的貢獻及專業能力？自由黨認為鄭若驊是難得可勝任律政司司長一職的人選，而且她已真誠致歉，也是臨危受命，我們應給她一個機會。須知道，律政司司長一職任重道遠，主要工作應是維護香港法治。政府目前有多項重要及社會高度關注的工作，需要律政司的支援。因此，鄭若驊宜少說話，多做事，正所謂多說無謂，當務之急，應盡早拆除所有違例的僭建物，提早讓風波平息，令非建制派少一個拖延議事程序的藉口，讓自己騰出更多時間，處理手上更重要的工作。事實上，泛民同事近日不斷利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要求傳召官員，明顯破壞了立法會議事的既有程序。他們這樣做，無非是想把自己認為重要的議程、有利自己及打擊政府威信的政治議題插隊討論，卻令我們較守規矩、想做實事的同事，例如我黨友易志明議員及邵家輝議員去年已提出的議案，至今仍在輪候等待編上議程，這樣又是否公道呢？主席，鄭司長經深思熟慮後，在今時今日嚴峻政治氣氛的形勢下，仍然選擇放棄私人執業、高薪厚職——我有理由相信她今天所獲得的政府薪酬一定遠低於她在自己公司所賺的錢——走入這個"熱廚房"，為公眾服務，這種決心，我是欣賞的。希望司長汲取今次經驗，加強警覺性及政治敏感度，小心處理日後的工作，捍衞香港法治，令香港法制更健全。公眾及立法會應用這些指標來評價司長未來的工作。主席，自由黨反對莫乃光議員透過這項議案程序傳召律政司司長。

我依然覺得僭建事件有一定的問題，至於是否"長痛不如短痛"，又或之後的發展如何，究竟她最後會否變成陳茂波，還是麥齊光，便要看鄭司長的造化，我想仍有待觀察。無論是時間、人物，以至議題上，我也覺得有很大問題。

如果我們要調查品格審查制度本身是否適當、有否不足之處及是否需要改善，恐怕應要傳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到來查問。

所以，在人物方面，我認為是弄錯了。

主席，以上數個問題恐怕涉及律政司司長在就任之前的問題，完全與政府的工作無關。

說要審查其他一切相關的事項，這點便更嚴重。早前有報章報道，內容當然只屬猜測，是無根據的揣測，說是否因為律政司司長為了令社會上某些人士或非建制人士高興，便不取消姚松炎的選舉資格，以換取大家對她的問題寬鬆處理。這說法也可能會被指為與僭建事件及司長的有關行為相關，那麼我們是否也要調查律政司司長在這方面的決定有沒有任何問題？

此外，要審查有關司長丈夫的公司與政府的工程有關的業務，我們當然不單要傳召律政司司長，更要她交出文件。她的丈夫名下公司與政府工程的相關事宜，可以想象會有多少宗工程，以及成千上萬份文件可能成為調查對象。

主席，我們一向知道運用賦予立法會權力及特權的條文的大原則，就是涉及重大的公眾議題或重大的政府過失，在政府不願意或未能充分合作地提供有關質詢的答案的情況下，在最後關頭，立法會才有權或應該恰當地運用立法會的權力和特權來處理有關問題。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為何這陣子我們的同事不斷利用這些條文，要求政府就各方面的議題，傳召不同的部門首長或局長到立法會作證、解釋和提供文件。

主席，我必須指出，有多位同事剛才提出我形容為"藍血論"或"精英論"，說司長作出了很大犧牲，她是法律界的精英，本來可以賺很多錢，不應該投身公職。

擔任公職是服務社會。

如果真的有人不稱職，我們可以議事論事的批評，當然也不要阻礙政府的施政，但在適當的時候作出批評，給當事人當頭棒喝是重要的。

主席，我們千辛萬苦通過了《議事規則》的修訂，希望立法會可以重拾正軌。我覺得議會近數星期的氣氛已經變得相對緩和，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還是其他原因，但總括來說，市民開始覺得立法會的確改善了。我不希望看到議員再次為任何政治上的爭鬥而拖累立法會，使之成為一個純粹作政治鬥爭而不是討論原則、道理及規矩的地方，更不應該隨意利用立法會的時間，引用賦予立法會權力及特權的條文提出傳召的要求，否則就會無日無之的浪費時間。

我覺得這樣令立法會不能正常運作。

主席，在這兩個月，非建制派的同事......

他們既可藉此燃燒議會時間，亦可利用議案題目大做"政治show"，這樣他們真的可謂全贏。記憶猶新的是梁繼昌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傳召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到本會席前解釋及交代水炮的運用對人體的影響，這的確令人失笑。

我當然絕對不會贊成這樣的議案。主席，我要申報我認識鄭若驊司長，但並非深交，她在業界內是非常出色的專業人士。我記得曾有一次，我代表工程業界邀請她在一個論壇上以《基本法》為題發言，我認為她該次的表現非常好，她的理據非常清晰，而且她非常熟悉《基本法》，深入淺出地以道理來說服別人，解釋《基本法》中各方面值得我們關注的事項。我也要申報我認識她的丈夫潘樂陶先生。我認識潘先生，或潘博士工程師，是因為我和他都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前會長，潘先生比我資深，但我並非他登堂入室的朋友。所以，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資格為鄭若驊女士的僭建問題作辯解或辯護，這亦不是我需要做或應該做的事。我只是從市民真正的需求來考慮事情。市民最關注的並非她如何處理其住宅僭建問題，而是她挑起律政司司長這重要擔子，她日後的工作如何開展、如何表現。律政司接下來需要處理數項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一地兩檢"和《國旗法》——不，是《國歌法》才對，《國旗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早已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以及很多其他工作。作為香港問責官員，3位司長中的一員，律政司司長是非常重要的職位。很多市民都期望看看鄭若驊女士進入政府後，是否真的能憑着她的專業知識，成為稱職的律政司司長。我沒有水晶球可以預估她做得好不好。我只是說，這才是市民所關心的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挑選鄭若驊女士擔任律政司司長，目的正是選賢與能，希望找到真正賢能的人為市民服務，挑起律政司司長的重要工作。當然，她是否真的能做到她應做的事，達到市民的期望，仍有待觀察。

只有在信實和睦的環境氣氛下，賢德之士才能為我們做事，才能奉獻自己。

基本上，大家都言之有物。就這次會議而言，令我相當高興的是沒有聽到傳召鐘響起——其實近來已很少聽到傳召鐘響起——以致議員能夠在比較正常的氣氛下，就3項恢復二讀辯論的法案進行辯論和提出問題。

主席，我發言反對莫乃光議員提出有關的傳召議案。律政司司長的工作非常重要，我想這點大家也非常明白，要找一名人選擔任律政司司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這人必須在法律界有江湖地位，而在法律界有江湖地位又有能力的人，往往是處於他們事業的黃金期，最能賺錢的時候，要他們毅然放下事業，加入政府擔任律政司司長，實在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況且，在現在這個時候，擔任律政司司長的工作也絕不容易，為甚麼？

律政司司長自上任以來，一直備受僭建風波的困擾，我相信這是司長在上任前未能預見的情況。

僭建問題對香港的政界，的確可說是非同小可的事，因為可能對普羅大眾而言只是一個平凡不過的僭建問題，若在政界發生，卻可以是足以摧毀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癌細胞。

所以，其實司長在上任前的確應有所警惕，要聰明些，因為她應明白到，過去她在法律界工作、執業時，有些立法會的議員同事可能與其關係良好，合作愉快，但她現在位置不同了，她現在身處政治委任的司長位置，過去有些對她好的人，現在可能對她不會有絲毫憐憫。

當然，我們留意到，她已盡可能做好她可以補救的措施，包括在議會內外多番公開解釋、道歉，並且委任授權人士協助她即時申請，希望盡快糾正僭建問題。可以說，我們該問的已經問了，司長該回答的亦已答了，現在莫乃光議員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司長到立法會席前，我相信亦只會是重複這些問題，司長亦只可重申她過去的答案，這不是可取得多少資料，而是大家信與不信的問題。

剛才也有議員同事提及，除了司長外，現時政界亦有不少人士，包括剛才提到有報道指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均家有僭建，我最近亦留意到有報章報道，與泛民議員關係密切的黎智英，也被揭發其在何文田大宅的僭建露台清拆後，死灰復燃，而最新的懷疑僭建物規模更是誇張。但我敢斷言，泛民的議員不會傳召黎智英到立法會席前，這正顯示泛民同事在處理僭建的問題時，對待不同的政界人士有不同標準。

我想問，如果這位仁兄能進入立法會，究竟莫乃光議員會否要求傳召他解釋，提供文件，告訴我們究竟其僭建物從何而來、如何清拆？我希望泛民議員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能有統一的標準。我擔心，他來到立法會後，會否繼續有議員“盲撐”他？莫乃光議員這種敵我分明的態度，是否做得太明顯，又太離譜呢？

今天討論這項議案前，亦有一項就港珠澳大橋傳召某位局長，這些傳召有很多可以說是無聊、小事化大。正如他們早前說是否要就資訊自由立法，希望引用《基本法》傳召律政司司長來立法會，問她的意見。過去我也說過，很多文件及檔案顯示，政府之前已就資訊自由法交代過，立法會亦設有很多不同機制，包括事務委員會、口頭質詢、書面質詢，還有每月一次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又是否小事化大，濫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是否代表這些傳召議案根本是只用作達到其政治目的？我不會猜測別人的目的，但為何他認真地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傳召議案後，又可以任性地隨時撤回？

原來《議事規則》是有可加可減機制的。

我們實在對不起吳永嘉議員，過了這麼久仍未能討論他提出的"再工業化"議案。"再工業化"這4個字在我腦海裏存在了很久，但具體內容到現在仍未有機會聽到吳永嘉議員發言。希望在本屆任期內，我有機會聽到吳永嘉議員就"再工業化"的議案發言。

你會否有方法讓我們可以有機會投票，這樣最少有個了決？

我理解有10多名同事輪候發言，但未必每位同事都會用盡15分鐘。